主席，我感謝多位議員在議案辯論環節積極發表意見，亦感謝胡志偉議員動議原議案和其他議員提出修正案，讓大家可以在立法會辯論和討論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正如我在開場發言中指出，政府自1990年代起就基層醫療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隨着人口老化及慢性病普及化，醫療服務需求持續上升。現屆政府着意加強基層醫療健康作為我們施政的重中之重。我現在就議員的意見逐點作出回應。首先是有關"基層醫療健康"的定義。

我也想先澄清一點，基層醫療健康並非指為基層市民提供的健康服務。

"基層"是整個醫療系統的第一個層次，亦是你和你家人在持續醫護過程中的首個接觸點。良好的基層醫療系統能令市民在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獲得全面、全人和協調的醫療服務。由於基層醫療為每一位市民提供預防性護理和優質的疾病治理，對促進人口健康尤為重要。

2017年施政報告指出，食物及衞生局的其中一個工作重點，是加強基層醫療服務。

我們一方面需要協調各界的基層醫療系統，以提升整體公眾健康的水平，減少重複入院和糾正以急症室為求診首個接觸點的現象。另一方面，政府也有決心加強推動個人和社區的參與，統籌和協調不同醫社界別，加強地區基層醫療服務，以鼓勵市民預防疾病，加強自我和家居照顧，減少住院需要。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亦需要檢視一些我們已完成的工作，因此便成立了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視現時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制訂藍圖，以及就政府發展基層醫療服務的策略作出建議。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醫護人員、學者、非政府機構和最重要的社區合作夥伴。各區的人口特徵和服務提供的情況不一樣，所以我們認為必須針對地區的特點和需要，統籌和協調不同醫社界別，加強地區基層醫療服務，以提升整體公眾健康的水平。多位議員問及我們目前做的工作與1990年代，以至2008年所公布的一些報告或之前的服務，有甚麼特點。基本上，現屆政府所想加強的基層醫療服務，其實有數個重點是我們的核心價值：第一是以社區、地區為本，我們很全面地進行諮詢，加強與地區的合作。

第三是醫社合作，我們明白社區內有很多不同設施會影響市民的健康，所以我們希望在地區上多進行一些醫社合作。第四是預防，我們以預防作為核心工作，而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尤其是地區康健中心的試點計劃，亦以預防為主。預防工作亦分為3層，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層。第一層的工作對象是市民大眾，他們或許沒有患病，但亦需要促進健康，加強自我照顧，多注意會影響健康的生活習慣。第二層是高危人士，他們需要及早發現一些健康問題，以至能及早治療和處理。

督導委員會認為，葵青區的第一個地區康健中心應集中資源處理當區最普遍及佔用大量醫療資源的慢性疾病，並研究如何透過風險管理和及早介入的模式控制病情，減少不必要使用醫院服務的情況。督導委員會正商討中心試點的運作模式，並透過多場諮詢會，諮詢地區人士、地區非政府機構及醫護人員等，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因應試點計劃所得經驗，會把中心推展至全港18區。李國麟議員曾提及基層醫療和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分別，我想在此表明，我們不只是着眼於醫療，而是整體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鑒於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我們對醫療人手非常關注，尤其醫生和護士的人手，當然其他醫療職系的人手也十分重要。在過去10年，政府已大幅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醫療培訓學額，由約1,150個增至約1,800個，增幅約為六成。政府現正與教資會商討於接下來2019-2020學年開始的3年期，進一步增加醫生、牙醫、護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員的公帑資助培訓學額。當然，我們亦會善用自資界別以提供培訓。

剛才有多位議員曾提及慢性病的問題，我們發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亦正正希望可以能更有效地處理目前慢性病為社會帶來的沉重負擔。我們早於2008年推出《促進健康：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的文件，亦成立了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檢視如何預防、控制和治療非傳染病的工作，希望可以減低非傳染病對社會造成的負擔。

世界衞生組織在2014年發出全球非傳染病的監測框架，各地政府需要制訂適用於當地的防控目標，對非傳染病的主要風險因素進展加以追蹤。香港政府亦參考了防控非傳染病督導委員會的建議，制訂了本地適用的防控非傳染病目標和跨界別的行動計劃。我們已在5月初發布了這個行動計劃，接下來我們有大量這方面的預防工作需要處理。

我們會注意這方面工作的進展。此外，多位議員也提及中醫在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重要角色及可以參與的範疇，葉劉淑儀議員也有在其修正案中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政府現正積極籌劃發展首間中醫醫院，我們在中醫藥發展方面，除了在食物及衞生局設有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外，我們最近獲撥給資源，在食物及衞生局轄下開設一個小組，專門負責中醫藥的發展事宜。我們在將來會盡力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在醫療服務上為市民提供多一個選擇，並加強中醫藥在促進公眾健康方面的角色。疾病防治及保健素為中醫強項，亦深為市民所認同及接受。中醫強調"治未病"，除了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在中醫診療上亦有預防疾病復發或演變的重要意義。這一點正與基層醫療的預防性護理和優質疾病治理的概念不謀而合。中醫醫院臨床服務的規劃，正好提供了平台，有助市民更有秩序地取得服務，令中醫服務可以全面發展，以迎合市民需求。

醫管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服務的主要服務使用者以長者居多，當中也有一些低收入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普通科門診照顧的病人主要分為兩大類，包括情況穩定的長期病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病人等，以及症狀相對較輕的偶發性疾病病人，例如患有感冒、傷風、腸胃炎等的病人。我們目前有73間普通科門診診所，當中23間設有夜間門診服務，亦有診所提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門診服務。普通科門診按照醫院聯網規劃，地區內各普通科門診的名額可互通，令資源能更有效運用。我在此提供一些數字供大家參考：2018-2019年度，醫管局計劃增加約55,000個普通科門診的名額，以應付普通科門診服務需求。

李國麟議員曾提及如何加強護士診所服務這點。醫管局於2018-2019年度推行綜合模式專科門診服務先導計劃，以提升專科門診服務的效率和質素，涵蓋臨床腫瘤科、風濕科、泌尿外科及圍手術科等。

衞生署一直致力加強宣傳教育，亦定期向參與長者醫療券計劃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發放使用醫療券的守則，提醒他們有關醫療券的正確申報方法。

最近，衞生署把長者醫療券計劃最近3年的主要統計數字上載至該計劃的網頁，供市民參考，以提高這方面的透明度。多位議員就衞生署的長者健康中心的現有服務、輪候時間和會員制制度提出意見。衞生署現時共設有18間長者健康中心，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會員提供包括健康評估、健康輔導、治療服務和健康教育等綜合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我們明白到中心現時提供的不同名額可能不足，所以決定加強基層醫療健康服務而設立地區康健中心。話雖如此，衞生署於2017-2018年度和2018-2019年度，分別額外增加一隊臨床小組，以優化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其工作包括加強提供健康促進活動、優先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以及調撥更多名額為新會員進行首次健康評估。衞生署會靈活調派新增的臨床隊伍提供服務，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地區性基層健康服務需要。除長者外，多位議員亦關心兒童健康服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關注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為了加強服務，衞生署已在牛頭角設立一所臨時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該中心已於2018年1月投入服務。衞生署亦展開了增設一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籌備工作，以期增加服務名額以應付日益增加的轉介個案。為確保情況緊急和較嚴重的兒童會優先獲得評估，測驗服務現已實行分流安排，並在兒童輪候康復服務期間為家長提供暫時性支援，協助家長進行家居訓練，幫助其子女康復和發展。

衞生防護中心正積極籌備於2018-2019學年推行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在先導計劃下，小學可透過政府或公私營合作外展隊，為學校提供免費的外展流感疫苗接種服務，以期提升小學學童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率。我們認為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會逐步加強到校服務的工作。

倘若學校未能安排在校內為學生集體接種疫苗，家長當然亦可帶同子女到參與疫苗資助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接種受資助的流感疫苗。中心於今年3月起與不同持份者會面，包括學校、醫學團體及私家醫生等，收集他們對先導計劃的意見，以便在下一個流感季節增強有關服務。除了學童這兩方面的服務外，議員亦特別關注為他們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例如楊岳橋議員亦特別就此提出意見。上屆政府的食物及衞生局發表了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提出40多項建議，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實行相關建議。

在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方面，有多位議員，包括潘兆平議員、柯創盛議員、張宇人議員和麥美娟議員等亦提及長者對牙科服務的需求，而胡志偉議員在原議案中亦指出了這方面的需求。在有限的公共資源下，政府在提供牙科服務時，有需要集中為公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以及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包括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的長者。這些措施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當然，我們明白現時牙醫人手大部分是在私營市場工作，而我們亦需要更多牙醫人手以應對現時不斷增加的牙科服務需求。根據《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的人力推算，牙醫在中長期均會出現人手短缺，所以為應付未來的牙科人手需求，政府已於2016-2017學年至2018-2019學年的3年期，增加教資會的牙科培訓學額，由每年53個增加20個至73個，增幅約為四成。

為延續在小學層面的教育工作，衞生署亦專為中學生舉辦各項口腔健康教育活動，包括"健腔先鋒行動"校本計劃，讓學童在升上中學後繼續關注口腔衞生。

若大家仍記得在較早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表示會投放資源，全力配合我們將在18區設立的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未來，我們除了會着力發展這方面的工作外，亦會有資源配合這方面的工作。最後，有數位議員提岀一些問題，我亦想藉着這個機會作出回應。鄭泳舜議員提及石硤尾健康院的重置安排，其實就這個建議，政府在現階段正就重置安排的概念和遷拆日期諮詢區議會。醫管局已通過在兩個普通科門診診所增加診症室和調配人手，於遷拆期間維持服務量不變。我們會繼續聆聽區議會的意見。梁志祥議員提到天水圍醫院的服務，指因為人手問題，醫院未能提供24小時的急症室服務。其實，醫管局已有計劃，除了急症室會循序漸進提供24小時的服務外，住院服務亦會在未來相應增加。

最後，正如1978年世界衞生組織通過的《阿拉木圖宣言》所指，基層醫療健康是達致"全民健康"的關鍵。多位議員亦有提及這點，我們亦完全同意。

我現在請葉劉淑儀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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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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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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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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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葉劉淑儀議員、李國麟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胡志偉議員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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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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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當然，這些工作都屬重要，我們完全明白它們的重要性。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我想重提政府於1993年發表的"促進健康"諮詢文件。舉例而言，我們的目標，是向45歲至64歲這個年齡層的婦女，提供全面的健康檢查服務。

即使我們已設立長者健康中心，但只能照顧長者人口的4%。這數字反映我們現在距離目標仍極為遙遠。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我們認為已做得很好的篩查制度，例如大腸癌篩查，參與率也是非常低。

至於基層健康方面，其實，最重要的是及早識別問題所在。但是，我們又投放了多少資源在"及早識別"的工作上？"及早治療"可能仍是現時工作的重點，因此，到局長剛才的發言，內容十居其九都是以治療為主的工作。

儘管局長與我們一班同事所說的內容方向一致，然而，我仍然看不見政府在基層醫療方面，有何具體策略及目標。所以，我很期望局長——除了剛才提到，會由基層醫療督導委員會進行檢視工作外——能重新審視1993年的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成立一個基層醫療健康局，統籌這方面的工作，從而讓大家看到，政府在處理基層健康的工作方面，不單是口惠，說出許許多多的服務，還真的訂下了具體目標，針對如何能將相關的及早識別、及早治療、及早預防的工作，推展到所有市民大眾。我認為，這一點是在今次辯論中，我們所有議員的共識，希望局方及政府能夠掌握......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胡志偉議員動議的議案，經葉劉淑儀議員、李國麟議員、陳恒鑌議員、田北辰議員及麥美娟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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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一直以來，香港、廣東和澳門無論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上，也是唇齒相依。隨着香港回歸祖國，加上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粵港澳的合作機制，近年已明顯加強，而三地在不同範疇上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在2017年首次被寫入政府的工作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香港和澳門互利合作。在本年的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更表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要出台實施。我們看到粵港澳之間的合作，已由區域層面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而大灣區肯定就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切入口。大灣區包含兩區九市，總面積約為55,60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800萬，區內的GDP總量超過10億元人民幣。如果大灣區能順利推進，優勢互補，發展規模定必可超越世界三大著名灣區，即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健全的法治制度及全球首屈一指的營商環境，更具備各行各業的一流人才，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工商、金融和專業服務經驗在整個大灣區運用，甚至輻射至"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可以預見，將來香港各行各業人士及香港的年青人在大灣區也會有良好的發展空間。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合共32位議員，在上月一起到大灣區進行為期3天的考察。我們到訪5個城市，即深圳、東莞、中山、佛山和廣州，到過10多個參觀點考察，並與當地政府官員進行深入交流，獲得最快最新的資訊。我是該團團長，很高興看到議員無分黨派，以真誠的態度進行交流訪問。我相信通過今次的考察，議員可更了解大灣區的發展狀況，也希望我們日後有更多機會再到大灣區考察。主席，面對大灣區帶來百年一遇的黃金機會，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也要好好把握。我認為特區政府應向中央相關部委和廣東省政府，爭取推出更多便利措施，方便香港市民在大灣區生活，包括讀書、工作和退休等。政府亦應與澳門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省市部門加強溝通和合作，拓展區內的多元經濟發展，共同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灣區及世界級的城市群。

有1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

主席，首先，感謝林健鋒議員動議原議案。包括我在內，共有14位同事動議修正案，這正好說明這議題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主要來說，各項修正案表達了各同事不同的關注重點，而我提出的修正案則聚焦於創新科技的發展及合作。主席，5月26日，我在本會主持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至中午，之後，我立即駕車到深圳機場乘直航飛機往杭州蕭山，趕及出席黃昏舉行的"第二十屆中國科協年會港澳台代表座談會"，討論兩岸四地創新科技發展。翌日上午，我又前往杭州高新區考察科技企業。大會在下午閉幕之後，我才乘搭夜機前往深圳再返港。

在2017年，杭州高新區共有超過14,000項專利申請，科技發展潛力驚人。事實上，內地不少城市紛紛致力發展創科產業，而且成績顯著，令香港面對不進則退的競爭壓力及挑戰。香港24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早前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表達他們對推動創新科技發展的熱情，同時也反映兩地在科技合作方面，面對的一些實際問題。其後，習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發揮內地及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並表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家科技部、財政部等部委已經推出一些專為香港量身訂造的支持措施：香港的大學及科研中心日後可直接申請國家經費資助，實現科研資金"過河"；在內地的香港科技機構可享設備進口免稅安排；國家有關部門還會與特區政府制訂兩地科技創新合作的聯合行動計劃，以及完善香港科研人員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制度化建設等。上述的國家政策措施，無疑為香港科研發展注入強心針，令業界深感鼓舞。平心而論，香港多間大學都在不少科研範疇具領先優勢，位處世界前列。目前，國家有20多個重點實驗室，在本港各大學成立了夥伴實驗室，這是對本港科研實力的充分認可及肯定。同時，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又有良好的法律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專業服務、檢測和認證等方面亦與國際接軌。因此，香港可在科技轉移、管理融資等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至於本港的政策支援方面，自從創新及科技局在2015年12月設立以來，香港對創科的心態已有明顯改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額外預留500億元發展創新科技，堪稱大手筆。為鼓勵研發，合資格企業的首200萬元研發開支可獲3倍扣稅，餘額亦可獲兩倍扣稅。當局日前亦公布"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加快輸入海外和內地的科研人才。這些措施均反映政府在全球銳意發展創科的大形勢下，決心打破過往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主席，在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方面，香港亦有薄弱的環節。本港土地嚴重不足，產業鏈亦較弱，未來的出路是與內地加強合作。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定稿即將公布，香港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在4月下旬，立法會的經濟發展、財經、工商、資訊科技及廣播等4個事務委員會曾聯席前往大灣區，進行為期3天的訪問，到訪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5個城市，其中一個參觀項目，是位於東莞的散裂中子源基地。

這個投資23億元人民幣的科研基地，可以無償為其他院校、科研機構、科技企業提供服務。現時，已有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所尋求與該基地合作。主席，其實我和林健鋒議員，以及你"老人家"，都非常熟悉珠三角城市。多年前，我們已和業界朋友成立珠三角工業協會。

其中一項重要建議，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關建議強調香港可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在創新及聯繫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搭建國際創新平台，對接國際優質資源，引進海外技術和人才，同時，透過善用落馬洲河套區，打破兩地不同體制、政策的種種限制，打造創新走廊，將國際企業"引進來"，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主席，在《規劃》出台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5月24日公布了《進一步深化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以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目標，期望在2020年打造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廣東自貿區由廣州南沙新區、深圳前海與蛇口片區及珠海橫琴新區3個部分組成。《方案》提出"進一步開放專業服務"，"創新粵港澳科技合作機制"，以及"促進青年發展"三大協作範疇，並且訂立多項具體措施，包括推動科研經費跨粵港澳三地使用；允許港商獨資或控股的開發建設項目試點，採用香港工程建設的管理模式；建設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合作示範基地等。這些措施與經民聯就促進大灣區發展所提出的相關建議不謀而合。主席，在貢獻大灣區互補發展的前提下，我期待特區政府與中央各部委及區內各地的政府加強溝通，為促進大灣區相關業界合作拆牆鬆綁，提供更多的支援。就如我在修正案提到，有關各方應建立香港及內地創科人才的交流平台，推出青年創科計劃，提供創業資助及企業配對方案，共同尋求統一大灣區對貨物和服務的銷售及供應的標準和要求，並鼓勵電訊商逐步免除粵港澳三地流動電話漫遊服務費用等，務求積極推動大灣區的資金鏈、人才鏈、創科鏈、產業鏈的協調融合，共同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的灣區及世界級城市群，並為年青一代提供發展良機。

因為只要是曾到訪大灣區考察的同事，也會感嘆香港在科技創新上已遠遠落後於大灣區。何況以香港本地生值總值為例，去年為26,600億港元，而深圳的GDP則為22,400億元人民幣，經折算匯率後，其實深圳已超越香港。況且按趨勢來看，廣州和重慶的GDP亦極可能在年內超越香港。所以，如果我們仍然故步自封，不思進取，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便會後悔莫及。我想指出，經過改革開放40年，祖國的經濟發展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為了繼續推進國家向前發展，我們更要告別以往單靠血汗打拼的勞動密集的生產模式，而轉向科技興國，轉向科技創新的目標進發。尤其是經過今次中美貿易之爭，令我們充分認識創新自主的重要性，更令我們明白習主席當日指出，要攜手合作建立世界一流灣區的構思，眼光是如何遠大和獨到。故此，香港必須力爭上游，抓住今次參與大灣區發展的良機，加強推動我們的發展。我十分感謝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可以思考，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為促進香港和其他灣區城市群的合作大計，一同出謀獻策，共同推進發展。我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便是希望能夠突出香港的優勢，特別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在促進區域的發展、促進灣區企業成長及配合祖國深化改革政策方面，構建一個金融合作平台，以配合祖國的科技創新政策，為灣區內的新經濟企業，發揮良好的互動作用，同時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引入新的增長引擎。主席，正因為我們一向在金融領域發展方面與國際標準接軌，也曾多次面對金融危機的考驗，積累了對抗危機的寶貴經驗，在金融基礎上擁有一定的優勢，現在又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故可在推進大灣區發展，尤其是金融改革方面，扮演着"先行先試"的角色。

政府也可以透過發行綠色債券，為區內的綠色企業提供合適的融資渠道，為灣區打造綠色國度而多出一分力，令整灣區內超過6,700萬人口一同受惠。此外，我們還可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群在科研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利用河套區科技園的合作機會，加強兩地科研合作及人員培訓，以至為相關的企業提供融資、集資的服務，協助新經濟的企業壯大。談到香港金融業可以發揮的作用，我也特別想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宣布將大幅度放寬金融業對外資的限制，提高外資企業在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持股比例，絕對是一件好事，更是為深化內地經濟改革邁出重要的一步。然而，如論及對灣區的熟悉，對灣區的感情，對灣區投資者的認識，本港的中小券商，比諸於外資，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此，如果讓香港的中小券商也可以同時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共同參與金融發展的平台，便能發揮互為促進的作用。我期望CEPA能進一步降低門檻，容許本港的券商可以進軍大灣區，讓他們可以為大灣區的投資者和企業，以至在灣區內工作的香港人，除了在特定的渠道外，提供多一項買賣股票，投資基金的通道。因為我們深信香港的券商憑着他們多年來買賣港股的豐富經驗，對風險管理認識，以及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掌握等，均可以為灣區內的投資者提供優質的服務，從而提高他們對港股以至風險管理方面的認識和興趣。更重要的是，政府若能同時發展網上認證服務，包括遙距開戶認證，便會大大幫助香港把資金、人才、物流及數據流等各個環節打通，真正發揮灣區的優勢互補的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所有真正有助於促進灣區發展的修正案。

主席，我感謝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這項有關大灣區的議案。對於香港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定位。"定位"即是從自己的本位出發，定下最應該做的方向，否則便是被規劃。香港要維持長遠的競爭力，便必須維持現時所擁有的獨特優勢，包括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法治制度、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知識產權制度、專業精神、資訊自由流通和公民權利等。

大家也知道，最近爆發中美貿易戰，特朗普對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施加前所未有的嚴厲制裁，一會兒制裁，一會兒又取消制裁，現在也不知道怎樣，不知道最後結果為何。中國在科研方面多年來投放數以千億元計的金錢、人力和物力，但面臨美國針對晶片等核心技術的制裁，令國內的大型龍頭企業面臨倒閉。大量中國科技公司其實仍然嚴重依賴外國的科技。

我稍後再返回討論中美貿易戰對大灣區的影響。香港本身獨特、國際化的優勢，正正是我們競爭力所在。香港要維持制度上的獨特性，不可以故步自封，而要實事求是。如果香港變得跟內地城市一模一樣，甚至在創科競賽中落後於人，我們便無法維持國際投資者的信心，而且無法把握經濟發展的機會。

人力資源成為國家之間的競爭對象，這已是既定事實。我們前往大灣區參觀，也看到很多城市這樣做，但政府看到人才不足，以至人人競爭，便說要輸入人才，並且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但門檻超低，完全無法針對香港人才缺口的問題。為何政府會忽略培訓本地人才的重點，以為單憑輸入人才便可解決問題？對於本地人才，政府反而鼓勵他們前往大灣區發展，科技人才卻認為，這樣的政策實在難以捉摸。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今年的預算案提出一項計劃，投放相當於8億港元的開支，針對性提供有關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等課程培訓，幫助當地中期事業的從業員增加競爭力。

但是，香港缺乏自我研發的本地大型科技企業，所以一定要引進這些世界龍頭來香港，創造高增值的就業機會，還要針對一些可以帶動香港區域性地位的產業，例如數據中心/雲計算等，這些才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這方面，實際上，不論內地有多少間獨角獸公司，其實，科技水平仍然遠遠落後世界最尖端的水平。所以，我們不能只是為了面子；正如文章也指出，中國民族主義將會影響內地對貿易戰的取態，即是說，為了面子，政策可能不理性。

對於香港，如果我們仍然談"再工業化"，而不將這個影響作出考慮，其實是沒有做好風險管理。我們一定要思考，如何不被"拉落水"？無論為香港或中國，香港如何發揮到最好的作用？文章指出，中國的策略一定會盡量與外國企業及其他外國政府表示友好，企圖換取時間來慢慢發展本身的科技及經濟。香港最重要的是，如何保留國際化的角色，吸引外國公司來香港投資。這樣才是對香港好，對中國好。但是，今天我看到很多建制派議員的修正案，都是提議將香港帶入中國、融合，只是說這點，但這不是香港最需要的。

此外，由於很多國際仲裁均採用英、美、法系的國際法，香港的大律師可以直接出庭參與。所以，香港在以仲裁方式處理內地上市公司與英、美上市公司的爭議方面，的確具有較明顯的優勢。至於內地的法律仲裁服務中心，如果有更多香港的大律師能夠跟他們分享國際仲裁的經驗，相信對內地的仲裁服務發展會有很大幫助。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積極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仲裁中心，對香港的法律界和香港整體發展都會有莫大裨益。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絕對是大灣區發展中的重要環節。不過，在現有的制度和規限下，香港律師要到內地發展，仍有一定阻礙，即使能夠成功跨過門檻，取得內地律師資格，香港律師在內地的待遇亦有別於內地律師。例如擁有內地律師資格的香港律師要到內地開設律師事務所，就只能跟內地一間內地律師行聯營，反之內地律師行則可與多間香港律師行聯營。而香港律師在聯營律師行中所持股份，不得多於49%。事實上，我有不少法律界朋友過去都曾反映這個問題，他們很希望政府能夠為業界爭取更多到內地，尤其是到大灣區提供法律專業服務的機會，以及在內地執業的權利，希望政府當局聽到我們法律界的訴求，並以積極行動作回應。代理主席，自從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經濟活動增多，內地對於法律專業服務的需求大增，中央政府在過去三四十年，在不同階段對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採取了不同的放寬政策和措施，令越來越多香港律師有更多機會開拓內地市場。內地為了進一步加強和深化粵港澳的合作，國務院剛在今年5月4日發布了《進一步深化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明確提出將會把廣東自貿區打造成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粵港澳三地將會建立一個創新的合作機制，進一步推動粵港澳人員、資金、信息等自由流通，並加強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根據有關文件，在CEPA的框架下，廣東自貿區將會向港澳進一步開放金融、法律、建築、航運等領域，並且允許自貿區內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內地律師受理、承辦內地法律適用的行政訴訟法律事務，以及允許自貿區內港澳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以其事務所名義聘用港澳律師。這兩項有關法律領域的新安排，雖然只對香港的部分律師帶來正面影響，但我相信特區政府和香港兩個律師會都會趁今次機會，以前瞻性的眼光和思維，深入研究在CEPA框架下，可以如何爭取廣東省，或我們現在希望可以擴展的大灣區各個城市進一步開放，令香港的律師和大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能夠有更多機會走進大灣區內的專業服務市場。國家在2016年發布的"十三五"規劃中特別提到，大灣區已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並鼓勵香港在促進大珠三角區域合作、推動大灣區發展和跨省合作平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後，港澳特區、國家發改委和廣東省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根據香港律師會的資料，截至去年11月已經有11間內地和香港律師行以合夥形式聯運，其中深圳有7間，廣州和珠海各2間；我剛剛亦翻查了大律師公會的名單，當中有38名大律師在內地的律師行擔任法律顧問，所以，其實是有成績的。在過去7年間，深圳和東莞的律師人數也增加了100%，佛山和中山的增幅更高達130%和174%，這些數據顯示內地或大灣區的專業服務需求大增，內地執業律師的數目以每年25%的速度增加，以滿足需求。所以，我們預期大灣區對法律專業或其他專業服務的需求會持續大幅增加。特區政府必須把握機會，爭取內地實施更多自由化措施，進一步放寬香港人到內地就業及開設專業事務所的限制。這些正正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探討，造福香港的專業服務界。代理主席，粵港澳大灣區共有6,800萬人口，為大數據提供龐大市場及應用場景。我同意很多香港和內地的科技專家所說，區內要發展大數據，必須先解決數據流通，以及區內市民的身份或身份證明的問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曾表示，希望透過大灣區的規劃，區內各地居民可以直接用個人身份到區內其他地方處理事務，便利居民。此外，亦有人建議考慮為商戶、科研和教學人員等指定人員推出大灣區通行證，方便他們日後前往大灣區甚至區內不同地方短暫居留，方便進行短期研究。同時，深、港兩地政府可藉大灣區發展建立大數據平台，並共同訂立目標，在去除個人敏感資料後，可以適當地開放予企業或第三方公司使用，這樣才能有效釋放大數據。代理主席，大灣區發展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科技人才是不能缺少的。不少人認為在大灣區內，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資源較為豐富，而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其科技企業把研發產品製造出來的能力較高，我認為大灣區的各城市在創新領域上不僅可以互相競爭，更可互補不足。其中，香港在大灣區的科技選項中，可選擇"數據"為我們發展創新科技的大方向和優勢。

代理主席，感謝林健鋒議員提出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議案。在201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列入未來國家的發展路向，粵港澳合作開始進入世界級灣區經濟共建時代。據統計，港澳及廣東省九市佔全國土地面積不足1%，人口數量不足全國總人口5%，但已經佔全國國民生產總值13%，是全國經濟舉足輕重的重要灣區。有見及此，中央將會制訂符合國策、三地實際情況的合作方案及要求，灣區內的各政府部門一定會想方設法達致成果，增加資源把政策要求落實到具體工作上。香港亦不例外，亦會因而獲益。代理主席，粵港澳大灣區3個板塊雖屬不同的行政區域，但均以華人社會和嶺南文化為根源，大部分居民有共同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和歷史，同根同源。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3個板塊之間往來日益緊密，經濟、文化、旅遊交流頻繁，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能夠站在改革開放的橋頭，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與港澳多年的成功合作是分不開的。在1970年代，香港製造業受惠於廣東省的改革開放和國家的優惠政策，向珠三角地區轉移，形成了以"前店後廠"為形式的垂直分工。2003年簽署的CEPA開創了內地與港澳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加快服務貿易自由化、建立重大合作平台。同年，中央開放港澳自由行，旅遊業及相關行業直接得益，對香港的經濟貢獻良多。當中大灣區內九市對旅遊業貢獻更為明顯，它們市場規模大，訪客數量多，消費力強，發展前景廣闊。多年來，大灣區無論出入境及本地接待的旅遊人數、收入均領先全國。在2016年，11個城市整體接待海內外旅客人數已經超過4億人次，總體旅遊業收入接近1萬2,000億元人民幣。

此外，3個板塊之間的交通四通八達、旅遊設施完善、治安良好，適合發展多元旅遊業。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兩小時生活圈"，其旅遊魅力將可以進一步得到發揮。但是，與此同時，3個板塊亦存在同樣的問題，就是過於依賴內地旅客，海外旅客比例偏低，過夜旅客數字亦偏低。以香港為例，去年海外旅客佔總入境人數少於25%，而過夜旅客亦少於50%。剛才收到的一些數字顯示情況進一步擴大，現時入境人數、當天往返的比例更大，估計其他兩板塊的情況亦差不多。所以，我在修正案中提出，建立大灣區海外市場旅遊推廣合作平台，目的是希望通過3個板塊的優勢互補，推動灣區內的居民多交流的同時，積極拓展海外旅客的入境市場。當中可以研究通過以"一程多站"的形式，在政策、產品開發、廣告宣傳推廣上投入更多資源，以吸引更多海外客源，共同把大灣區建設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旅遊目的地，令三地共同得益。因此，我有以下建議：第一，粵港澳三地可以考慮成立大灣區旅遊宣傳推廣基金，共同制訂未來有利旅遊業的策略。首先，由粵港澳三方旅遊機構共同建立旅遊推廣平台，根據各方的獨特優勢，聯合向海外不同市場、消費階層的客源地收集各項數據，進行市場分析，制訂對海外推廣宣傳的策略及目標，在不同階段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推廣活動。其次，建立三方恆常的旅遊信息通報渠道，通過網站、社交媒體等平台，定期或不定期的向市場發放各產品供應商的優惠信息，向傳媒及時發布有用的資料，同時亦資助旅遊業界到海外進行宣傳促銷、會議展覽及論壇等活動，為大灣區的發展向三地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第二，在政策上研究如何統一海外旅客，尤其對參加"一程多站"的旅行團出入三地免簽證及關口優檢的安排。目前，海外以旅行團形式進入廣東省的旅客有144小時免簽證安排，香港及澳門仍未有，參加"一程多站"的海外旅行團在三地出入境關口安排上，亦沒有優檢通道。如果遇到旅客出入境高峰期，會令到這些旅行團旅客的感受十分差。所以，我建議三地應該對"一程多站"的旅行團採取統一免簽證政策，以及安排出入境優檢通道，提升國際旅客的通關體驗，令到"一程多站"旅遊更具優勢。第三，提升旅客在香港的旅遊體驗。目前，香港的吸引力以傳統景點、購物、美食為主，但隨着資訊越來越發達，近年海內外旅客行程安排主要傾向自由行和深度體驗。因此，綠色旅遊、特色旅遊逐漸成為趨勢，香港政府應該發掘有本地特色的旅遊項目，令旅客有不同體驗。面對日新月異的高新科技，政府亦應該強化本地的旅遊配套設施，在智慧旅遊方面多下工夫，令本港在三地的旅遊發展中，凸顯我們在區內的優勢和獨特的一面。代理主席，隨着多個跨境基建工程即將完工，香港在區內的交通優勢更明顯，西面有港珠澳大橋，東面有蓮塘/香園圍口岸，在廣深港高鐵通車之後，5小時覆蓋的省市將超過3億人口，為香港的旅遊業帶來無限機遇。香港國際機場三跑系統在2024年建成之後，更能鞏固本港在區內的航空樞紐地位。上述基建有利強化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只要政府在旅遊發展做好規劃，能夠提供足夠的旅遊配套設施，真正方便市民和旅客，我相信大灣區的發展一定可以令香港的旅遊業得到益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林健鋒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粵港澳大灣區將帶來重大的經濟動力是毋庸置疑的。我過去一年多次與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專業人士前往大灣區考察，至今已幾乎全面踏足這9個內地城市。不少年青的專業人士和中小企都滿有一腔熱誠，希望到大灣區發展，但大灣區彷如2000年的一套經典韓國電影"觸不到的戀人"一樣，可望而不可及。有一個年輕的建築師在考察時曾經向我說，他希望到大灣區開創個人事業，一展所長，因為他看中大灣區地大物博、機遇處處，正是建築師理想的夢工場，但問題是如何進入？如何開設公司，如何能夠有機會參與當地的建設？他的疑惑並不是單一的事件，最近有一個關於大灣區青年就業意向的問卷調查，向香港和香港在內地就業或讀書的港青查詢，發現有七成半的青年人對大灣區的就業前景感到樂觀，但有近六成的青年人表示未來不會考慮前往大灣區發展。因為他們不清楚大灣區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以及香港的年青人不想離開香港到內地工作。大家知道大灣區是指廣東省內9個城市，包括深圳、東莞、惠州、廣州、肇慶等，加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經濟發展共同體。根據資料，大灣區的面積達到56,00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6,000萬；201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3,900億美元。儘管大灣區佔全國土地面積不足1%，而區內人口數量也不足全國的總人數的5%，但在2016年，該地區卻佔全國GDP的12%，與居於世界第十一位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14,100億美元很相近，較第十四位澳洲的12,000億美元為高。如果以人均GDP計算，大灣區只有20,500美元，相比東京灣區42,700美元和三藩市的101,700美元和紐約的82,200美元的3個灣區為低。根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樂觀估計，到2020年，大灣區的GDP將基本可以追平東京灣區。到2030年，大灣區的GDP將會達到46,200億美元，成為世界GDP總量第一的灣區。單從數字而言，大灣區的前景確實可以說是前途無可限量，不過，要真正發揮大灣區的集群效應，我們不可只在口頭說說。為了協助青年人和中小企經營者前往大灣區發展，特區政府應該設立一個一站式的專責部門，這樣才可以因應不同人士的需要提出適時的協助，亦不會因為部門間權責不清，令求助者被"踢來踢去"，求助無門。香港的原動力是我們的拼搏精神，特別是專業人士，他們不會介意前往大灣區作開荒牛，他們亦不會是佛系信徒，等緣份到，而是會積極爭取，開拓不同的市場。我過去在未成為立法會議員前，其實已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專業資格互認的工作，並且在2003年成功落實香港的產業測量師與內地的房地產評估師資格的互認，成為第一個達成資格互認的專業。可惜的是，部分行業即使設有專業資格的互認制度，但是資格互認並非恆常化。例如建築師的互認安排，只是最初在2004年至2008年進行，之後再沒有舉行過。規劃師的互認安排亦在2010年後沒有再繼續進行，令新進的建築師、測量師無法透過資格互認取得內地的執業資格。此外，仍有不少專業領域仍然有待內地和香港商討專業資格互認的安排，包括我界別的土地測量師、園境師等。所以，我希望可以強化這個資格互認的安排，令該制度可以恆常化；並在自貿區以外，通過特區政府進一步向內地當局爭取，放寬對香港企業在大灣區的資質評審門檻，包括把香港企業在香港的業務資歷，列為其中一項評審的因素，增加它們在大灣區開拓業務的機遇。代理主席，除了資格、資質的訴求外，我亦促請特區政府向中央爭取，容許在大灣區工作或居住的港人可以享有國民的待遇，以增加他們在投資、創業及就業等發展機會。因為現時在內地讀書或就業的港人，以及他們的家屬，縱使擁有中國公民的身份，但仍被視為境外人士，港人必須得到就業的許可，或我們稱為就業證，才可以在內地工作。有關手續亦十分繁複和需時，影響內地公司招聘港人的意欲，因而減少香港人在內地就業的機會。另外，目前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了一段時間，便需繳納內地個人所得稅，由於內地工資、薪金的所得稅，稅率最高達到45%，遠遠高於香港的標準稅率15%，直接影響港人到內地工作的意欲。所以要鼓勵更多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發展，實在有必要在該區實行"港人港稅"的先導計劃，容許在當區工作的香港人，只需向香港特區政府繳納薪俸稅，而無須向內地政府繳交薪俸稅。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製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估計即將出台，我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各個城市能互相配合、各展所長。我也希望大灣區不但成為年青人和中小企經營者創造未來的理想搖籃，更可以成為國際上各灣區之首，為內地和香港特區帶來新的經濟動力。大灣區的發展無疑機遇處處，香港能否把握，很重要取決於特區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真正做到促進者的角色，令年青人、中小企和不同的商家、企業可以緊握這些機遇。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我提出的修正案，以扶助青年和中小企經營者前往大灣區發展。

創科最先要有土壤和人才，才能生產成果。香港有頂尖的大學和教授，有創意無限的年青人，最近習主席更放寬讓資金"過河"，可以預見我們的研究成果將會越來越多。最近鋒頭一時無兩的商湯科技擁有世界頂尖人臉識別技術，得到阿里巴巴投資6億元，成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它由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和研究生創造，正是一個在科學園扎根的出色例子。商湯致力與內地合作，其人臉識別技術廣泛應用在國產手機，並積極與中國40個市政府合作。他們為何不索性北移，一去不回，而選擇在香港保持實力呢？因為他們是劍指國際，例如他們與美國晶片巨頭合作，聯手推動AI發展。又正如另一個例子，有一間香港公司研發防山火機械人，但香港的樹林面積有限，要開拓商機，最快便是在內地發展，他們又有否一去不回首呢？沒有，近年更在香港積極發展東南亞市場。其實道理很簡單——我以下說的便是內容核心部分——大灣區對香港有何好處？

如何幫助香港公司借助大灣區壯大自己，鼓勵企業員工北上發展，我有兩項具體建議。第一，優化稅務安排。原議案和數項修正案也有觸及此事，我尊重大家各自爭取，但也想表明自己的看法。在大原則上，我支持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而原議案提及"探討容許在大灣區工作的香港人，只須向香港或內地政府繳納稅款的可行性，避免他們繳付雙重稅款"。據我理解，內地和香港在2006年已簽署兩地避免雙重徵稅的安排，有需要的居民可以申請稅收抵免，理論上並不存在雙重徵稅。謝偉銓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我會無奈撤回我的修正案——雖然我們十分friend。謝議員提出"爭取在大灣區實行'港人港稅'先導計劃，容許在當區工作的香港人，只須向香港特區政府繳納薪俸稅，而無須向內地政府繳交薪俸稅"。但是，我覺得由此而來稅制的改動工程極其浩大，影響兩地的整套稅制，所以不能貿然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原則問題，正如我反對局部"派錢"也是類似意思。而且，任何措施也要公道和造成"雙贏"，如果內地出糧，香港收稅，只有香港受惠，道理上能否說得通？技術上，香港按地域來源的原則徵稅，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的收入無須在香港徵稅。至於內地，則行使居民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管轄權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一條便訂明，居民在中國境內、外的收入均要徵稅，非居民在中國境內的收入要徵稅。謝議員提出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工作的收入無須繳交內地稅，只需交香港稅，同時觸碰到兩地的徵稅原則，我覺得落實建議的難度是99分，餘下1分是奇蹟。現時豁免繳交內地稅項要符合3個條件：第一，1年內在內地停留不超過183天；第二，入息不是由內地僱主支付；第三，入息不是由香港僱主位於內地的常設機構負擔。我提出的修正案無須為這三大條件動大手術。其實183天的規定是國際標準，但是，我希望在計算內地停留日數方面微調一下。舉例而言，按目前的規定，香港居民陳先生在內地沒有住所，同時在兩地擔任職務，早上到深圳上班，晚上回到香港居住，只當他在內地停留半天；但是，如果陳先生並非在兩地擔任職務，則算作停留一天。

2020年內地高鐵將會覆蓋超過113個大城市，連接深圳北高鐵站，再加上實施"一地兩檢"，非常方便。今天由柯士甸站到荃灣西站需要12分鐘，但是，將來由西九高鐵站到深圳則只需14分鐘。所以，我已經去信人大常委會，建議他們推出來往香港至深圳及廣州的高鐵月票，希望可以提供原票價的六折優惠。高鐵是重中之重，有了高鐵後，居住在香港，在內地創業上班，晚上回到香港是很多香港人和年青人的志願。如果交通做得到，其實稅制改革也可以配合。至於梁繼昌議員，他提出"促請內地財政部及廣東省政府硏究向大灣區工作並須繳付內地所得稅的特定香港專才提供補貼"。現時香港居民在前海或橫琴工作，如果屬於高端人才和內地短缺人才，可以享有內地稅項的補貼優惠。

不同議員也提出很多意見，令人眼花撩亂。其實，議案涉及的根本是意識形態之爭，是對香港長遠發展策略不同的看法。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及多位建制派議員的修正案，其實不外乎要求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機會，讓香港人可到內地發展。這類議案背後的想法其實與特區政府的思路很接近，就是香港人要到內地找機會，在短時間內盡量找"着數"。內地的大灣區城市，其實已因應自身的發展需要制訂政策，以期吸引人才和資金落戶。如果內地的政策對香港人有"着數"的話，香港的人才和資金就自然會外流。在上世紀80年代，內地只說出一句"三來一補"政策，便吸引了香港的整體工業北移。

所以，我和莫乃光議員提出修正案時，我們的中心思想和出發點是，我們要以香港出發，要明白這種大灣區經濟發展的脈絡對香港的影響。我們並不反對香港向外闖，到大灣區尋找機會，正如內地在1980年代提供"三來一補"的政策，如果有"着數"和好處的話，香港人自然會向外衝。但是，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必須明白這種發展脈絡對香港本身的影響。特區政府必須提出政策，充實香港的實體經濟，令香港能夠挽留人才、吸引人才聚留、令資金願意落戶。

林健鋒議員的議案，顯示了他抱着過客、搭順風車的心態。他的議案提到，如果香港要發展，最重要的不是強化香港的經濟實力，而是要把握國策和其他城市的發展機遇。由於中央政府要在整個大灣區發展高科技產業，所以我們便要以我們的政策推動香港人到內地，配合其政策發展。我看到這種心態其實會導致三大危險。首先，如果香港能配合內地發展，即使香港人才或企業能在大灣區找到機會，但這是否代表必定有利於香港呢？第二，如果香港的未來只依賴國策和內地的發展，一旦內地經濟逆轉或國策有變，香港的發展會出現甚麼問題呢？再者，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是否應要更小心審視在這個變化中可找到的空間和夾縫呢？第三，如果我們不重視如何充實香港的實體經濟，加強香港的發展潛力，即使大灣區真的成功，最後也只會被內地的其他城市超前。所以這種心態的客觀效果，令香港變成人才中轉站，以致我們訓練出來的人才，偏偏就不留在香港。香港只會成為一個輸出人才的地方，最終結果是淘空香港的人才庫和經濟。

其實台灣在1980年代有同樣的經歷，就是其電子業被淘空。至今已30年，台灣仍然無法找出另一種有效的經濟產業，令其成功轉型。

如果大家看香港電影業在2003年後的發展，就會看到一種狀態。自2003年起，中港兩地落實CEPA，放寬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的限制。當時正值香港電影行業的低潮，有關政策確實令大量電影人北上找機會、賺真銀。當時香港電影人為內地引入技術和幕前幕後人才，令內地的電視、電影行業製作水平有所提升，更令香港在短期內有所得益——特別是香港的電影人，最少維持了他們的生計。然而，香港電影業北上的長遠結果，就是香港電影業大幅萎縮，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停滯不前，以至近年內地的影視文化產業開始成熟，內地電視劇甚至開始反攻香港。不錯，現時香港部分演員仍可在內地索取天價片酬，但香港的電影，以至文化行業的產業鏈已受到嚴重的打擊。香港人北上其實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樣對香港的經濟、文化產業鏈的進一步發展所起的作用，能否與當年香港被稱為"東方荷李活"時的貢獻所比擬呢？特區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是創意產業，特別是電影業。香港曾經是東方的荷李活，不過隨着人才北上尋找機會，電影業佔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其實已經今非昔比。

就今次的議案，我清楚感覺到只是意識形態之爭。在大灣區的規劃中，香港需要面對不同城市的競爭，亦要應付不同城市搶奪人才的挑戰，究竟香港社會和政府如何面對這危機呢？當然有人會說得很輕鬆，說我們不要把問題看成是城市之間的競爭。但是，城市之間的競爭卻正好警醒香港，因為如果香港不被警醒，那麼香港便很容易被眼前短期的利益所蒙蔽，從而放棄了香港根本的長遠經濟發展。最近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8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競爭力在全球排名第二位，成績頗好，不過香港在基礎建設下的科學基建和科技基建分別只排名第二十四位及第十九位。其實任何一個人也知道，一個地方的競爭力是在於其基礎建設，在於這個方面能否提供足夠的空間，讓人才可以有所發揮。不過這份報告其實只是再次告訴特區政府這個如此簡單的道理。

香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發揮空間。另一個領域就是包括藥物研發、生物科技，香港均有潛質發展。但是，特區政府是否明白，進一步發展藥物研發、生物科技的優勢，除了制訂政策吸引人才匯聚在香港外，還要設法令整個高增長的產業鏈願意在香港落戶，利用香港的優勢。

這情況亦等同1980年代，當香港工業北移時，香港找到新的出路，便是"前鋪後廠"的策略，令香港轉型成為服務業為主的國際城市。

在科技轉型的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政府也應在這方面制訂政策，令香港真的能夠朝着科技轉型的發展方向前進，而不是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將香港有限的人才輸送內地，結果對香港的經濟實體有甚麼真正裨益？林健鋒議員的發言提到，香港和廣東省各城市並非競爭，但是各個城市正好在搶奪香港的人才。最後我想談談特首曾提及大灣區三地的政府需要互相尊重，不能以香港的看法和利益為先的問題。不過，原來香港24位中科院及工程院士早前致函中央，均是要求正視科研資金可否"過河"，以協助提升香港的科研工作。其實很清楚顯示，每個城市均以城市本身的利益來作為自身考慮、......

此外，區內還會加強在交通、生態環境、醫療、教育、旅遊等各方面的合作和產業發展。但是，要落實這些大灣區宏圖，並非一件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亟需各持份者同心同德，積極參與和協調。區內可說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而且在行政體系、法律、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必須以創新思維促成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真正高效便捷流通，從而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合作取得突破。對於大灣區這個宏偉計劃，以今天有限的辯論時間，實在難以詳談。簡單而言，我的修正案重點是希望聚焦於大灣區的宏圖及特點，協助港人認清大局，並促使特區政府帶領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和中小型企業，以最廣闊的視野和開放的態度，積極投入大灣區發展，以及採取適切的政策措施裝備和支援他們，使他們能把握大灣區的各種新機遇。主席，為甚麼要特別提到年青人和中小企呢？因為大灣區計劃宏遠、潛力巨大，相信年青人及本港中小企均可以一展所長。不過，根據一些民調結果，過半受訪的香港年青人仍未曾聽聞大灣區發展及規劃。所以，希望特區政府加強宣傳。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公眾因不了解或誤解，而錯用懷疑或狹隘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對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關鍵的計劃，故步自封，自困愁城。例如今年香港將有3項大型基建落成，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香園圍口岸將陸續開通，以構建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遺憾的是本港有少數人仍然抱着猜疑的眼光，未能接受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是具有足夠法律基礎，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又以本港多年來想發展的創科產業為例，本港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及科研，以及知識產權等方面的相對優勢，但亦有科研投入不足、產業鏈不全等瓶頸。反觀廣東省現有約2萬家高新科技企業，數量是全國第一，廣州、深圳、東莞已佔其中近八成，具有基礎產業鏈完備、企業孵化能力強等優勢。所以，我在修正案中建議本港要與這條"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全面對接，優勢互補。最近國家就兩地科研合作機制作出突破性安排，這亦有助消除本港創科發展的瓶頸，包括讓中央資金"過河"資助香港科研、讓港澳科研人員直接承擔國家重大研發任務等。主席，相信目光夠遠大的人都會對大灣區有憧憬，將來的發展不會只從本港1,000多平方公里、700多萬人口、3,000多億美元GDP着眼，而是要將目光放遠至5萬多平方公里、逾6,000萬人口、近14,000億美元GDP、媲美韓國、超越澳洲的大灣區。何況，大灣區將會面向東盟的平台，以及"一帶一路"投資融資基地和高端專業服務的重要節點。不過，仍有少數聲音批評這種說法是矮化香港，令香港失去特殊的位置和優勢。難道批評者不知道，大灣區本身的設計重點，就是要在"一國兩制"下互補優勢，包括善用香港高度國際化及自由經濟等特殊優勢嗎？說穿了，這些上綱上線的批評，只是挑撥大家對抗與內地經濟融合的情緒。但是，在全球化下的香港，難道可以單打獨鬥而屹立不倒？最近香港失去了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所評，年度全球競爭力冠軍的寶座，而該項研究的其中一項建議，正是香港必須捕捉來自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機遇。主席，大灣區計劃至今已展現了很強的生命力，新消息目不暇給。例如最近黃埔區、南沙區擬向港澳的高端人才批出"人才綠卡"；廣東自貿試驗區亦擬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不過，個別修正案缺乏互利共贏的關鍵元素，只以本土為大，連將大灣區建構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目標也刪去，又或指明創科產業須"以香港為首"，甚至連CEPA下推行多年的專業資格互認亦刪去，做法倒退，令人不敢苟同，亦難以支持。
主席，大灣區是一種既創新又複雜的概念。最近，我與很多年輕朋友談到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大家都同意大灣區是一個重點，但也只不過是青年人的其中一個選擇而已。當然，我亦贊同廖長江議員剛才所說，我們須有廣闊的胸襟和視野，除大灣區外，香港的青年人亦有很多其他選擇，例如東盟的市場、亞洲的機遇，他們甚至可到世界各地闖蕩。

大灣區這種創新而複雜的概念包含兩個中心思想及一個基點，兩個中心思想對於大灣區的發展尤為重要。第一個中心思想：大體而言，大灣區必須提供一個自由開放、容許公平競爭的市場，只要合乎監管的原則，卻不能將入場門檻定得過高。其實，大灣區內的城市當中，香港和澳門均屬全面開放、容許公平競爭的市場，這是我們的既定的政策，也是我們以往賴以成功的政策。

事實上，在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多四十年以來，也曾出現不少保稅區或自由貿易區，故"自由開放、容許公平競爭的市場"是必需的。

因此，我們的法律制度、資訊自由、與國際商業運作模式接軌這些優勢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保護下，絕不能有任何偏差，亦絕不能動搖。要是香港在實施《基本法》所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時有所偏差，我們的獨特優勢在大灣區便無用武之地了。就以法治為例，香港的法治並非只是依法治理一個城市或地方般的簡單，我們的法治精神包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機構獨立運作，並且凡事有法可依。

我發覺有不少同事均似乎傾向透過一些安排以為香港"攞着數"，但大灣區的概念，並非為香港或某一個城市"攤大手板""攞着數"。

最近，廣東省稅務局在2018年4月24日發表一份正式的意見書，而這份意見書亦得到中央財政部的批准。它指出，這個"183天規定"，是一項國際標準，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聯合國稅收協定範本，作為判定受僱人員臨時居住的時間界限，亦是全球多國稅務管轄區辨別其稅務居民的政策。香港是一個獨立的稅務區、獨立的關稅區，以及獨立的司法管轄區，我們不能夠因為要"攞着數"，便破壞這種獨特的獨立性。

記得當年我擔任實習老師教授有關課題時，當中提到的一項很重要措施是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成立經濟特區，吸引港資企業到國內設廠，帶動沿海經濟，從而形成1980年代"前鋪後廠"的製造業模式，也促成當年香港經濟轉型。時至今天，改革開放已令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達12萬億美元，而當年率先開放的珠三角沿海城市，也要再次進化和發展。因此，國家在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到，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及跨省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亦於去年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訂一項框架協議，進一步就整個大灣區城市群的分工及合作制訂機制。與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同，今次香港的角色不再是外來投資者，而是區內其中一個核心部分。故此，港人除可把握經濟機遇及商機外，更可把港式生活、工作及文化擴展至當地，把大灣區塑造成未來粵港澳三地結合的都市共同體，從而達致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目的。所以，特區政府現在最需要處理的議題，是協助港人便利、自由及開放地進入大灣區發展，令他們在大灣區內可如同在香港一般生活和打拼。前天，屬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港區代表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香港地區委員就大灣區發展提出了20項建議，當中涵蓋就業保障、提高身份認同、利民便民出行及促進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這四大範疇。我的修正案亦有把其中一些建議包括在內，我現就修正案作出說明如下。主席，根據政府的資料，2017年已有超過53萬名香港人通常在廣東居住，這些港人大部分都是因工作及創業而在內地生活。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及政府的鼓勵，港人北上工作將更為普遍，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與內地部門磋商，令這些港人獲得與內地居民一致的就業保障。具體而言，我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大綱時，能改善港人在內地的就業措施，包括讓港人參加內地的社會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供款安排，從而令他們可在區內得到社會保障，以及透過公積金解決住房問題。當然，政府也要檢討兩地的稅務安排，包括內地個人所得稅稅率與香港薪俸稅率之間的差異，協助"打工仔"減輕他們在內地的稅務負擔。此外，現時在內地就業的香港居民均須申請《台港澳人員就業證》，但申請手續繁複，往往需要提交不同證明如臨時住宿證明、體檢證明等才可獲批。加上就業證須年年續期，故此工聯會認為有關制度應該取消。事實上，前海地區早前已豁免港澳居民辦理就業證，證明有關安排在執行上屬可行，政府應積極爭取。除就業外，生活不便亦是現時在內地港人所面對的困難，其中一個問題是身份證明。事實上，現時港人持有的回鄉證未被內地廣泛承認為身份證明文件，在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體驗。數年前，我很喜歡觀看一個內地歌手比賽節目，很想申請入場券前往湖南現場觀看，以及支持香港歌手鄧紫棋。

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爭取把回鄉證納入內地數碼科技網絡體系的身份辨別系統，令回鄉證成為港人在內地的法定身份文件，以便利港人在內地的生活。

這一方面是因為內地醫療水平參差，但另一方面亦因為他們在內地根本沒有醫療保障，若要在內地就醫，費用將十分高昂。因此，工聯會建議讓未來在大灣區就業及生活的港人購買內地基本醫療保險，同時爭取內地大城市的甲級醫院接納香港的醫療券，方便港人在內地就醫。針對跨境醫療的需要，我們亦建議設立跨區域救護車服務，以便市民在患上急病時可盡快回港求醫。主席，要令兩地增加合作，人流、資金流及信息交流實屬必不可少，因此工聯會希望政府能爭取一些便民、利民的安排，為港人在大灣區生活、就業、創業、求學及安老帶來方便。例如在加快人流方面，我們建議在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總站增設購買內地聯程高鐵票的服務及豁免手續費，甚至讓港人可透過內地12306網站購買高鐵車票，令港人在內地乘車更為方便。此外，當局亦應爭取為身處內地的港人長者提供乘車優惠。至於資金流方面，我們建議政府要求內地取消櫃員機跨境提款手續費的安排，以及放寬攜帶現金出入境的限額，方便港人前往大灣區營商及旅遊。在信息流方面，我們建議政府取消長途電話收費，藉以加快粵港澳三地的資訊流通。主席，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國家發展迅速，很多事物均日新月異。在這20年來，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不斷加深，市民的生活模式和習慣也開始與內地同步。

鄧小平先生曾表示香港50年不變，但一些為我們帶來不便的安排，是否也要50年不變，還是應該隨着時代轉變作出解決和不斷改善呢？

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擁有相同的傳統文化和語言，合作起來應會事半功倍。所以，我們應以開闊眼界面對大灣區及其他城市的發展，互相配合，取長補短，這自然會為香港帶來發展機遇，也會為年青一代提供更多出路。如果任何事情均以香港本位行事，甚至把粵港合作視為國家對香港的干預、影響香港的手段，抵制便利兩地合作的措施，那和自製矛盾並無分別。我們看到有些修正案正正反映了上述思維，因此我和工聯會實難以支持這些修正案。

所以，林健鋒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研究香港如何好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是非常值得支持的。在剛剛提出大灣區的概念時，很多香港人認為似乎與香港人無關，但只要我們認真了解一下就會知道，如果大灣區全面發展起來，對解決香港當前面對的一些經濟及民生問題均非常有幫助。香港目前存在兩大問題。第一，是經濟發展出現瓶頸，升級轉型的過程進展非常緩慢，以致很多人缺乏發展機會。第二，是居住問題。大家皆知道，香港的樓價令很多高級專業人士也無法負擔。整體而言，香港社會十分富裕，但基於土地有限，令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追不及本港的富裕程度。香港這次參與大灣區的發展，有望能夠突破我們剛才所說的經濟瓶頸，優化目前的產業結構，以及提供更多多元化及優質的工作職位。原議案就促進經濟發展及便利香港人在內地工作方面，提出了多項建議，而很多建議都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所支持的。在經濟方面，我在修正案中主要提出一點。我認為應該鼓勵更多企業善用香港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優勢，前來香港發展業務，並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的經濟中心。大家皆知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批示，要把香港發展為國際創科科技中心。習主席正正看到香港的優勢，所以香港必須利用優勢，再融合大灣區的發展，大灣區才可以發展得更快、更好、更成功。主席，大灣區是一個整體的概念，除了經濟還有民生，民建聯對大灣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願景，是希望能夠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上最宜居的區域，因為我們認為大灣區的發展不能只重視經濟，亦必須提升區內人民的生活質素。因此，我在修正案中就如何透過大灣區的發展改善民生的問題，提出了6點建議。首先，我希望能夠向中央爭取為香港人發放一些類似內地居民身份證的身份證明。現時，內地人的身份證號碼由18位數字組成，與香港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編碼不同，對香港人在內地乘搭交通工具或購票等多方面造成不便，久而久之令人們覺得為何他們不可以擁有一種18位數字的身份證明。因此，我們認為要吸引更多香港居民到內地生活，能夠發放一個18位數字編碼的身份證明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可以大大紓緩目前香港人生活質素每況愈下的問題。主席，我早年經常在大灣區工作和生活，因為我在當地設廠。我認識了不少公務員，他們已經在中山、珠海和順德成立"香港邨"，有當地人更稱之為"香港公務員邨"。

不過，他們表示希望在醫療、福利和交通方面能夠落實相應措施。例如在交通方面，當局可否增設更多24小時通關口岸呢？

在醫療方面，我們認為應該參考香港大學現時與內地醫院合作的模式，以鼓勵更多香港的優質醫院與廣東省主要城市合作。在教育方面，我們認為應該研究將內地高考兼讀制課程納入教育部海外學歷認證體系，讓香港學生可以免試就讀廣東省內各主要優質高等院校，讓香港學生有更多選擇。此外，當地中小學的義務教育也應該開放予香港學生。主席，我們看到大灣區的策略可以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以及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所以，我希望香港人可以同心協力，共同推動大灣區的發展。對於各項修正案，民建聯支持盧偉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田北辰議員、廖長江議員、梁繼昌議員、何啟明議員和吳永嘉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們的建議與民建聯推動香港加入大灣區的理念和建議一致，而且比較接近。但是，民建聯會反對莫乃光議員和陳沛然議員的修正案，並就謝偉銓議員和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因為當中的刪除及改動，我們是不同意的。

主席，終於到我就最後一項修正案發言。聽過大家剛才的發言，我留意到無論是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還是13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大家均認同"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大方向，並就不同範疇提出建議。所以，我不認為議會的討論只是一種為支持而支持、為反對而反對的討論，更不是為取得政治籌碼而不斷"掛聖誕樹"。只要大家拋開成見，我們總有機會尋求最大共識。這次議案辯論可謂近期少有般熱鬧，因為包括我在內共有14項修正案。如果前方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及至我發言時，便可以讓我扮演"集大成"的角色，因為我對前方大部分的修正案基本上均持支持的態度，而我亦十分希望提出3項建議，包括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修訂《稅務條例》第39E及16EC條，以及在香港設立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

我特別在我的修正案引言部分增加了今年3月國務院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度提出的說法："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這正正點出大灣區將由概念性、理念性的部署，落實成為具體實施規劃，實在值得期待。中央最近表明支持香港建設為國際創科中心，並藉"資金過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香港科學家參與國家科技研究的障礙。當然，據報道，整件事的觸發點是，去年6月24名在港的中國兩院院士致函主席習近平，表達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無論如何，我相信特區政府已就此付出很大心力，接下來的關鍵在於如何把國家的支持化為實際行動。尤其是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公布，就香港在區內的創新科技發展，我們要思考將來可擔當甚麼角色。我認為，對香港自身擁有的各項固有優勢，我們更應當仁不讓，爭取當"領頭羊"的角色，這未嘗不是好事。我以下會就我所提出的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提出意見和建議。首先，我認為要構建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無可否認，跨境交通基建十分重要，香港將在未來1年開通3項重大跨境基建，這將有助大灣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我相信可吸引越來越多香港人或香港的外籍人士選擇到大灣區創業、就業、上學、旅行、養老，甚至定居。不過，另一方面，政府應牽頭做好民生福利，因為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福利資源，只有提供有利可圖、有志可伸的切實誘因，才能鼓勵港人參與大灣區發展。商界過去一直面對俗稱"錢不過界"的問題，即多項政府資助項目只限於本港業務，一旦跨出香港便無法享用。相比之下，社會福利署由本年4月起把本來適用於長者到廣東養老的"廣東計劃"再推廣至福建，說明特區政府在福利領域上已逐步打開"錢不過界"的缺口，實現跨境運作。至於醫療方面，本港的醫療券計劃早在2015年率先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作為試點，便利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和長者直接在當地就醫。凡此種種，均是"福利過界"的好例子，政府更已帶頭嘗試進行。政府的下一步是擴大跨境福利的適用範疇，例如可否在大灣區內興建公屋呢？可否向乘搭廣深港高速鐵路往返兩地的僱員提供跨境交通津貼呢？凡此種種均須政府拆牆鬆綁，做好跨境福利的速成者和推進者的角色。其次，我想討論推動港商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問題。事實上，工業界多年來建議政府修訂《稅務條例》第39E及16EC條，令廠商可就其境外生產工序中使用的機械設備及知識產權申請免稅額。然而，政府一直加以拒絕，理由是這項建議可能會被視為鼓勵港商透過轉讓定價安排來轉移公司利潤。不過，我認為政府堅持不修改做法，正正反映出其思維僵化。香港納稅人擁有機械人、機器或無形資產的產權，供境外第三方使用，沒有理由因而喪失稅務折扣優惠。現今的生產模式確實不能由自己一方獨力製成，以項目研發為例，往往不易獨力完成，需要跨境合作，一如目前的生產價值鏈般，必須分工。從商業實務角度而言，企業會否為了取得香港部分的稅務寬免，放棄整體的業務開拓，把所有研發創新的環節悉數搬回香港呢？這種把分工的優勢效果完全放棄的做法實在不智，我希望政府可重新思考反避稅的原則，看看可否加入彈性元素。政府預計本港在2022年的科研開支可望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1.5%，持續加強對創新科技資源的投入，是正確的發展方向。總括而言，如果政府能在稅務上作出支援，加入彈性政策，我相信有助改善創科輸入及輸出成果不匹配的發展漏洞。再者，我認為香港要利用香港在國際仲裁服務的優勢，爭取香港成為大灣區解決法律糾紛及商業合同爭議的仲裁基地，並把這種區域合作的仲裁模式向國際推廣。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在2015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全球仲裁機構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和巴黎這兩個傳統老牌國際仲裁中心。同時，香港被評為歐洲以外的首選仲裁地，並且是過去5年發展第二快的仲裁地方。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其實早在1985年成立，以處理跨國商業糾紛。香港不單是亞太區歷史悠久的仲裁機構之一，而近年所處理的仲裁數目更是亞洲第二位。香港在2015年在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開設代表處，成為第一家在中國內地開設代表處的境外仲裁機構。目前的問題在於香港如何利用既有優勢，吸引更多內地和境外企業在涉及大灣區或"一帶一路"的商業交易中，利用香港作為解決爭議的地方。凡此種種，均應成為特區政府、香港法律界及仲裁業界未來一段時間努力進取的着力點。就此，我有下列兩項建議。第一，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仲裁服務的優勢，積極應對國際貿易衝突的加劇勢頭，特別是在知識產權領域運用仲裁解決爭端。美國最近主動挑起與中國的貿易衝突，並已蔓延至科技領域，引起大家對知識產權的關注，例如專利、商標、版權和工業知識等。我認為，在香港進行仲裁的爭議不單可涵蓋在香港註冊或存在的知識產權，亦應可涵蓋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或已存在的知識產權。第二，特區政府可牽頭與內地相關部門聯繫，落實與內地相關仲裁機構的合作，例如以香港作為基地，構建新的大灣區和"一帶一路"仲裁中心，藉以理順兩地的仲裁制度，取長補短，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代理主席，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很多謝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一個這麼重要的議案，讓議員可就大灣區這個重要課題展開討論，亦多謝另外14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令討論內容變得更豐富。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區內9個城市，分別為：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以及肇慶。面積方面約為56,000平方公里，是香港面積的五六十倍；人口超過6,000萬，接近7,000萬，是香港人口的六七倍。整個大灣區的經濟總量達15,000億美元，佔國家經濟總量的12%。從種種數字可見，大灣區的發展潛力相當龐大。除了具備發展國際級灣區經濟的條件外，大灣區更在"一國兩制"下同時擁有香港及澳門兩個國際化城市，以及發展迅速和市場龐大的內地城市群。對香港而言，在"一國兩制"下，我們享有獨特的雙重優勢。

大灣區內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優勢，可以互補。產業方面，既有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也有匯聚多間內地創新科技龍頭企業的深圳，更有廣州、珠海、佛山等正在向先進製造業轉型的城市。大灣區內的城市文化相近、語言相通，相互認同感比較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來，粵港澳合作不斷加強，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金融服務、旅遊發展、生態環保、社會服務等各個領域的合作，均取得顯著的成效，進一步穩固合作基礎。大灣區同時是航空和海運的樞紐，交通運輸網絡及跨境基礎建設覆蓋全面。區內已形成聯通全國的高速鐵路網絡，再加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口岸即將開通，各大灣區城市之間的聯繫將越趨便捷。大灣區是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大灣區建設就是要實行這幾項重要策略。去年7月1日，在習近平主席的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大灣區建設訂下合作目標和原則。其後，特區政府一直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廣東省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緊密合作，積極配合國家發改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在參與《規劃》編製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就《規劃》徵詢了業界及相關委員會的意見，並已向國家發改委作出全面反映。國家即將頒布《規劃》，特區政府在推進大灣區建設方面，有三大重點工作，並已就此與廣東省政府達成共識。第一，建設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創科領域上，大灣區的資源和優勢突出。香港擁有多間世界級的大學、雄厚的科研實力、健全的司法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這些優勢源於香港國際化的地位，可以匯聚國內以至全球的創科資源。香港高度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結合內地的產業鏈，一方面可將國際創科企業引進大灣區，另一方面，可幫助國內創科企業"走出去"，將大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第二項重點工作，是便利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香港的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後，既可利用大灣區的豐富資源解決香港缺乏土地和人力資源等問題，同時，也亦能夠為內地開拓新的產業，以及提升專業服務水平。

廣東省對這些產業有市場需求，雙方可互補不足。如能借助大灣區建設的機會，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一方面，廣東省的居民能獲得更優質的服務，為內地開拓新的產業和提升專業服務水平；另一方面，香港的自身優勢產業亦可拓闊發展空間。第三項重點工作，是透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大灣區內有兩種制度和3個獨立關稅區。雖然大灣區內基本上已經實現貿易自由化，但無論是在居民、貨物、資金和信息的流通方面，仍存在不少限制。即使在日常生活方面，香港居民在內地學習、居住、就業等方面的待遇，仍與當地人有所不同，對在內地生活的港人構成不便，亦令在內地發展業務的香港企業較難吸引香港專才到大灣區工作。我們會把握今次大灣區建設的機遇，突破舊有框框，加強大灣區內城市互聯互通，促進生產要素便捷流通，使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的流通更為暢通。這方面的工作，不但可以促進香港優勢產業在大灣區的發展，亦會令大灣區成為優質生活圈，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事實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別在去年8月及12月公布了兩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已公布的便利措施涵蓋範圍廣闊，包括教育、就業、創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讓港人在內地各個領域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為了吸引香港的青年、專業人士到大灣區發展，廣東省會盡快落實這些便利措施。特區政府在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框架下，會繼續為港人爭取在大灣區就業、創業、營商等各方面的便利。《規劃》出台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盡快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專責協調國家發改委和相關中央部委及廣東省和澳門政府，以及特區政府內部各個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統籌落實《規劃》。辦公室亦會主動聯絡各商會、專業團體和相關持份者，宣傳和推廣大灣區建設，令香港企業和人才能夠有更多發展機遇。辦公室並會聽取業界對落實《規劃》的意見，使各項措施能切合業界需要。代理主席，4月底，本局局長和另外兩位局長，在林健鋒議員帶領下，聯同立法會30名議員，一同到了大灣區考察，親身了解大灣區內城市的最新發展情況。今天，我很高興能藉這項議案的辯論，進一步聽取議員的意見。

真的十分遺憾，在我擔任立法會議員這6年以來，這大概是最"擦鞋"的一項議員議案，是隨着北京的節奏上演的一場朗誦劇。現時，我們討論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但《基本法》第五條訂明，香港人的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變，可是現已面目全非。雖然我們仍然有自己的語言、使用不同的護照、採用不同的貨幣制度，但香港正加速"大陸化"，而加速中港融合便等同加速香港"一國兩制"的死亡。千億元基建全向北看，五花八門，更有輸入內地專才等計劃，多不勝數，但香港急切需要覓地建屋卻不斷拖延。

當然，別忘了有不少大陸的資產也在香港上市集資，因為香港是第一個窗口，這點已不在話下。請看看現時恒生指數的成分股，大家便心中有數。在文化方面，先推廣普通話及"殘體字"，其後中聯辦也沾手出版業，說明意識形態的入侵早已在進行中。看吧，2018年的今天在立法會推廣粵港澳大灣區，到了2047年，香港還存在否？

代理主席，今天我希望就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出意見。大灣區發展規劃是近年國家的重點發展計劃。環顧其他灣區發展，消除區內阻隔、促進交通、人才流通是必然大勢，但是大灣區內有3個不同的行政區，這也是其他國家的成熟灣區所不曾出現的。三地政治文化大相逕庭，要打通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必然會導致信心危機，大灣區的互聯互通必然會導致這些制度的衝突，加速深港、粵港同城化。對於極力保護自身制度，不欲被內地同化的香港人而言，這可能會帶來莫大的隱憂。舉例而言，在不同建制派議員的倡議中，均有提到可就香港的居住問題，透過將市民遷徙到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中其他非核心區，例如珠海，從而解決香港的房屋以至居住質素問題。這些港人大遷徙必然會涉及內地一些基本政策的調整，例如港人在內地的醫療、教育、國民待遇等問題。更加赤裸的便有如容海恩議員剛才所說，要發出大灣區通行證。我不禁想大家的終極目標，究竟是要讓香港人擁有在大灣區的特權、優惠，還是香港人最後要與內地人互有交換，包括稅制上或生活制度上互有優惠呢？

鼓勵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比較難聽的說法就是要將無法承擔香港高樓價的低端人口北移，騰出空間讓所謂的內地專才來港，屆時香港是否也要同樣開放一些"港民待遇"給他們呢？長遠而言，隨着人員流動上的增長，香港的本地特色、風貌、文化又會否因而遭到沖淡、削弱，實現北京一直希望香港文化、價值能融入內地的大戰略？

同時，在增加兩地人員互相來往的前提下，開放關口安排、交通安排必然是大勢所趨。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執行所長曹鐘雄曾經表示，"幾地幾檢都不是理想模式，應該簡化這種關稅、關口制度安排，探索一些更便捷的方式"。在融合發展的前提下，高鐵"一地兩檢"的爭議會否不斷在日後繼續浮現？我留意到林健鋒議員的原議案內有提到專業資格互認的問題，這也是大灣區面臨的一大挑戰。

代理主席，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經是中國實力最強、國際化程度最高、跨境聯繫最密切的區域之一，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截至2017年年底，區內11個城市的GDP總和超過100,000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已超過紐約灣區，排名全球第二，預計至2025年，大灣區的GDP總量有機會超過東京灣區，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灣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既有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也有在全球金融中心最新排名中位列第二十位的深圳和位列第三十二位的廣州，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金融活動也可在這裏找到。目前金融業總體的規模已經達到世界級水平，2017年年底，粵港澳三地銀行總資產合計超過70,000億美元，銀行存款總額也達到47,000億美元，均超過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2017年保險保費收入有1,280億美元，相當於全國總保費收入的四分之一；港深主板市場總市值也超過55,00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四位。以上種種，均為深化大灣區金融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受惠於"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自貿區升級及服務貿易自由化等利好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將會發揮更大作用，助力粵港澳地區成為中國跨境金融最活躍、自由開放和創新程度最高的區域，最終把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金融重鎮和"一帶一路"的主要金融中心。代理主席，總體上來看，大灣區的金融合作，資金並非最主要的問題，關鍵在打破體制壁壘，在跨境金融發展方面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未來粵港澳三地可重點圍繞創新金融、絲路金融、民生金融、綠色金融等4個領域，進一步深化大灣區的金融合作。首先是發展創新金融，推動金融與創新科技的深度融合。未來以創業資本和風險投資為代表的創新金融，是大灣區內經濟整合的重要力量，將會帶動創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以及企業融資、消費金融和財富管理等成熟金融業務進一步發展，可以為香港金融業提供更多、更好的商機。第二，是發展絲路金融，共同打造"一帶一路"投融資平台。推動"一帶一路"需要大量資金，至2030年，亞洲開發銀行在亞太區基建投資總需求將會超過260,000億美元，如何做好融資成為關鍵。內地企業借香港出海到絲路沿線投資亦已成為趨勢，大灣區可在這方面深化合作，通過股權、債權相結合，又或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相結合等方式，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全方位的融資安排。第三，是發展民生金融，方便北上的港人在大灣區內生活。《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核心內容之一，便是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隨着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開通，粵港澳大灣區將會形成"一小時生活圈"，越來越多港人或是在香港工作及生活的外籍人士也有機會到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創業、就業、求學、公幹、旅遊、休閒、養老，甚至定居，港人港企在大灣區的投資、消費涉及的各類跨境支付需求不斷增加是可以預期的大趨勢。金融便利涉及內地和香港的不同金融監管政策和法律要求，需要協商解決，逐項取得突破。最好按先易後難的原則，先研究出台為香港居民提供跨境金融便利化服務的方案，包括為香港居民在珠三角開戶提供方便，為香港居民提供交通付費、消費支付、置業融資、醫療費用跨境支付、跨境上學繳費、匯兌及理財等便利，再由單向逐漸擴展至雙向，形成大灣區一體化的發展。最後一項是發展綠色金融，共建低碳環保可持續的生態環境。推動綠色發展一定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香港其實具備獨特的條件在發展綠色債券和綠色金融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將香港打造成為區內首要的綠色金融中心，為建設綠色低碳灣區提供資金和融資支持。代理主席，總括而言，創新金融、絲路金融、民生金融和綠色金融是未來大灣區深化金融合作的四大重要領域。粵港澳三地應該善用這個優勢，立即行動，建立和鞏固大灣區在這些方面的領先地位，將大灣區建設成為"一帶一路"，以至世界的金融重鎮。我會支持林健鋒議員的議案及其他議員有利於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方面的修正案。

近年來，無論是親建制的媒體、電視台、建制派政黨還是政府皆不斷宣傳大灣區，彷彿這3個字便是靈丹妙藥或解藥，可以解決很多香港的問題。不少建制派議員認為，只要發展大灣區，將我們這些死守香港核心價值的舊香港人遷往大灣區，然後以"新香港人"——即在法庭拍照也不知道是否犯錯、不肯認錯的那些人——佔據香港，香港便可以高速發展，整個大灣區便可以超英趕美，超越紐約大都會、舊金山灣區和關東大灣區，成為世上人口最多、經濟力最強的大都會。

無論該等節目的意識形態是一面倒唱好還是怎樣，只要我們帶批判性眼光，我認為一看無妨。但是，現時建制派主張的大灣區其實與世界各地知名的灣區有很大分別。無論是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或紐約大都會區，整個區域皆是實行同一套制度的。大家試想想，東京和橫濱皆實施同一套法制，也是民主社會，資訊自由流動，所以無論居於東京或橫濱的市民，均遵守同一套法規，同樣可以自由上網，享受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不會因為離開東京而無法瀏覽Facebook或Google，亦不會因為離開東京而沒有律師替自己辯護，也不會因為離開本區或本市便不能攜帶《聖經》。同樣的情況也在其他灣區出現。正因如此，人們才願意在都會區的不同城市居住和流動，各城市以至市鎮也因應其特色而發揮優勢，互補不足，結果成為在世界舞台舉足輕重的經濟區域。不過，我們現在所談論的大灣區能否一如東京灣或加州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經濟區域呢？

建制派所聲稱的大灣區包括珠江三角洲和廣州，北至肇慶，在人口上的確遠高於東京灣、紐約和舊金山等知名大都會區域數倍。但是，在資訊自由度、法治程度、言論自由程度方面，除香港外，其他地區皆遠低於發展地區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要香港人長期處於一個連人身安全亦不知道是否受到保障、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宗教自由、法治同樣是一個大問號的地方，並且隨時可能被公安搶奪東西，如果要求歸還便會受到襲擊，是有困難的。如果想世界各地的頂尖人才前往大灣區，便更困難，因為他們連進食的食品是否安全也感到不放心。當然，近年唱好大灣區的節目會指出，他們會把好的一套搬入大灣區，無論是食物質素或食物安全，他們皆希望把香港或外國的一套逐漸引入大灣區，並加以提升。香港有經驗的公司自然在大灣區內會得到發展優勢，這是唱好的方面。不過，大家可能會考慮，香港現在有法治及自由，正正可與大灣區互補，但自1997年至今，中國政府卻不斷肆意削弱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優勢。一方面，中國政府透過釋法，指揮政府例如濫告政敵，令法治蕩然無存，又透過控制香港社會各個領域，控制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令新聞自由的評分每況愈下。

他們屆時真的可以反過來說，香港可以跟大灣區融合，因為香港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跟大灣區內其他中國城市相差越來越少。結果是，香港可能會成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將香港變成中國的普通城市，是否中共先烈原有的構思呢？不論鄧小平還是習仲勳皆想香港帶動全中國作出體制上的改革，而即使不能實施全國性的體制改革，也希望香港能夠帶動廣東省作出體制上的改革。習仲勳在1979年曾經表示："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廣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在會超過香港。"我無意討論"廣東獨"的問題，我只是想帶出，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也清楚知道，如果廣東省必須跟隨全國落後的體制和制度，會大大扼殺廣東省的活力和潛能。事實上，廣東省的廣東人一向容易吸收新事物、適應能力強，也是中國首批接觸西方制度的族群，只是現時中國政府處處向廣東省"綁手綁腳"，以意識形態領導一切，令廣東省在法治和自由度上也不能夠與已發展地區同步。

代理主席，言歸正傳，國家的發展，正處於上升的軌道。世界大小企業，以至知名學府，均湧到內地設立分部，各國的人才也紛紛走到這一片土地尋找發展的機會。香港發展軌跡很不一樣，不少人指出香港已經被邊緣化。尤其是因為政治爭拗，香港在經濟發展、文化創作、創新科技，以至於社會民生各方面，均停滯不前。香港要保持競爭力，需要開拓新的機遇，更應該善於利用"一國兩制"本身的優勢。香港人才輩出，背靠祖國，我們有莫大的發展空間，不但可以在本港發揮本身的優勢，也可以北上發展，大展拳腳。尤其是國務院正在審批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香港納入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之內，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果能夠好好把握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規劃，與內地城市互利合作，必定令香港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特別是香港專業人士，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例如，產業測量師早在2003年已經開始專業資格互認。其後數年，建築師、結構工程師、規劃師也陸續得到互認。如果認為我們跟大灣區融合，是我們給別人好處，香港的專業人士便不會期望透過CEPA與內地專業人士資格互認。希望他們可以放下成見，看到資格互認對香港經濟或專業的長遠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不少行業，例如金融、法律、建築、航運等，一直希望內地可以放寬專業資格互認的標準。我們見到政府和業界都很努力為專業人士推動資格互認，例如在地產代理監管局推動下，中港地產代理專業資格互認，已經在去年得到延續。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得到政府祝福，不少行業都已實行資格互認，或者有望得到資格互認。但是，我們也知道，不少講究技能、技藝、技巧的行業，亦希望他們的技能證書得到中港互認的資格，尤其是美容、美髮、飲食業等，這些正正是很多香港人從事的服務行業。以飲食業為例，香港的資歷架構並不承認任何的國家職業資格證，同樣是政府機構，卻採用兩套不同的標準。可能有人會說，如果我們的QF與國家職業資格證互認的話，在內地持有國家職業資格證的人，便可以來香港擔任大廚。但同樣地，香港的QF資格也可以獲得內地認可，我們的大廚回到國內，亦同樣可以國家級廚師資格獲聘。我們知道，本港相關機構對於推動與國家職業資格證互認方面，並不出力。

例如職業訓練局的中華廚藝學院會定期舉辦"一試兩證"的技能考核。只需通過一次考試，由內地部門核准人士及本地學院考官同時進行評核。但是，"一試兩證"不等於可以資格互認。

如果是資格互認的話，他們在自己地方通過一次考試，不一定要由兩地考官進行評核，便可取得資格，便可以在兩地得到互認。

我順帶一提，職業訓練局在美容及美髮業推行"一試三證"計劃，即這個考試不單在中港兩地，甚至獲其他國家承認。此外，由於國家職業資格證可與很多國家互認，所以，如果我們的職業資格能夠跟國家職業資格證互認的話，等於我們可以在其他國家，包括英聯邦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及韓國等地得到認證。我們認為這種互認制度，對於香港"打工仔女"來說，是一件好事。所以，對於陳沛然議員提出，要取消專業資格互認這項修正案，我們不會贊成。因為我們認為這樣會窒礙香港專業人士的發展，以及影響"打工仔女"的資格獲得互認。

主席，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九市兩區，人口達到6,700萬人，面積達到56,000平方公里；現時的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000億美元。各個地區有着不同的優勢，其實大灣區與東京灣區及紐約灣區很接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我們明年港珠澳大橋及港深廣高速鐵路開通，我們與整個大灣區的距離只有兩三小時車程。所以，在聯動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相比其他灣區的經濟，我們還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所以，李克強總理早前說過，如果香港可以發揮到獨特優勢，便可以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的地位及功能。如果我們可以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互補不足，我相信各個地區其實都可以做到共贏，可以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的灣區及世界級的城市群。其實，香港要維持繁榮及發展，便一定要解決現時香港面對的一些問題，包括我們本身的市場細小，產業發展亦比較單一。過去數年，我們經常聽到很多市民說，香港不可以再"食老本"，我們一定要抓緊國家的發展機遇，繼續造大造強。大灣區的建設是國家的重點戰略，其中一個重點是打造成為國際的科技創新中心。我相信，香港在這個重點的發展上，可以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在大灣區發展中，我們經常說香港要發揮香港所長、國家所需，我更希望在這個發展上，可以解決灣區內共同面對的一些社會問題。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們比大灣區其他城市有更大吸引力，吸引國際科研人才來香港發展。香港作為國際級的金融中心，在融資方面，我們亦有很大優勢。至於國家所需，國家一直提倡"科教興國"及"科技創造未來"，所以在推動國家不同科技領域的發展，以及核心科技的發展上，其實香港一樣可以擔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整個大灣區也有些問題，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其中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人口老化的問題，香港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而大灣區內有些城市，例如廣州，同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香港人在內地升學、就業及安老，其實亦都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對醫療需求的問題。另一方面，香港雖然地方小，但是我們的醫療系統舉世知名，質素也相當高，所以吸引了很多內地市民來香港就醫。所以，對香港醫療的需求亦很大。如果我們要在整個創科領域發展一個香港所長、國家所需的範疇，亦要解決到共同的社會問題，我認為醫療科技是其中一個我們可以大力擴展的方向。

這些科技技術的應用，在推動醫療、安老及復康科技上，都是一些核心應用的科技，而香港有一定的研發優勢。

當我們在內地有了這個"大健康"的聯網平台，結合了剛才我提到的種種科技，其實香港人在內地亦都可以利用科技來進行健康管理、遙距診症及遙距治療。

因此，最重要的是，希望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的朋友，不要抗拒內地的發展，因為如果我們今天不把握機會，錯過了大灣區發展機會，可能真的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主席，立法會議員早前到大灣區考察。事實上，大家早已聽聞內地的發展一日千里，現在親眼目睹，的確有很深刻的感受。今次考察所見所聞，如果說到尖端科技，有東莞的"散裂中子源"項目，說到金融科技有深圳的微眾銀行，說到民生科技有深圳市交警智能交通指揮中心。我相信大家參觀後均會認為香港真的要急起直追。我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成為香港發展的新引擎，成為本港的新出路。事實上，香港經濟嚴重傾斜於金融及地產業，表面上香港仍然很風光，但本地市場日益狹窄，實際是一直"食老本"，競爭力不進則退。最近，香港已經失去競爭力榜首的位置，被美國超越，正好為我們敲響警鐘。面對被嚴重扭曲的經濟結構，香港社會承擔着不少惡果，特別是年青人沒有上游的機會。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前路，而大灣區的發展勢必成為香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在互聯網的時代，市場已經沒有地域限制，香港的銷售和服務對象已經不再局限於本地，而是可以放大至大灣區的城市，令香港的商機可以幾何級數地上升，發展潛力十分巨大。同時，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相繼落成，建構成"1.5小時生活圈"，香港無論在市場上或生活上，已經可以放眼大灣區各個城市。香港不可以再劃地為牢，必須盡快投入大灣區的發展之中。如果香港繼續將一切視而不見，繼續只是依靠現有規模、有限的本地市場，香港難免陷入邊緣化的危機。香港是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有大量專業人才，可以為大灣區各城市提供金融和商業服務，包括協助區內創科企業融資或進軍海外，令本地金融業能夠進一步造大造強，香港亦可以透過區內創科企業的協助，發展香港的金融科技，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香港科技人才缺乏，但廣州大學城有30萬的大專學生，每年有5萬名學生畢業，各類人才齊備，肯定能夠推動本港的創科產業的發展，將科研成果轉化成產品，並為本港年青人製造更多的創科職位。目前中央即將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我們正期待中央推出措施，為本港企業及專業人士拆牆鬆綁，協助他們進入大灣區發展，同時為香港的市民提供更好的措施，協助港人到大灣區生活、升學、就業及創業。我相信特區政府已妥善準備，亦有很多企業磨拳擦掌，準備大展拳腳。不過，我認為有一點值得大家留意，便是大灣區會發展，會增加區內市民交流機會，然而本港有不少市民，特別是年青人由於過去較少到國內，可能不習慣國內的生活文化或有些誤解，甚至被人誤導，可能會有抗拒的心態。政府實在需要多下工夫，多作出解釋和進行宣傳的工作，我相信當他們有機會到大灣區，了解當地發展情況，便會知道大灣區的機遇處處，真是海闊天空，自然消除很多不必要的誤解。我也想談談保險業界對大灣區的期望。保險業界希望能夠進入區內發展，業界希望政府能夠向中央爭取，容許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可以在大灣區擁有國民待遇，降低進入門檻，成立全資的保險公司，可以在大灣區內開業。如果建議得到落實，本港的保險業將會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此外，香港保險業聯會亦提議推出"大灣區醫保通"計劃，建議容許香港或區內的保險公司，在大灣區內透過互聯網向區內居民銷售合規格的醫療及危疾保險，這項計劃可以由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電子平台，供區內市民選擇合適的保險計劃。保險公司更可以與區內的優質醫院結成聯盟，為投保者提供一站式的醫療服務。計劃建議先以香港市場單向試行，當平台運作成熟後，再擴大至雙向運作，屆時可以將醫保通推展至大灣區以外的地區，特別是比較偏遠的地方，令更多居民受惠。這項計劃的最大好處是，交易是透過電子平台處理，能夠妥善處理資金跨境流動的問題，無須擔心有人利用保險來走資，產品亦受到香港法例的保障。而且醫保通是採用電子平台，大部分的手續程序，包括投保、申報、索償、理賠和交保費均可以在網上辦理，有助推動本港保險業的科技發展。我們相信這項計劃能夠配合國家的發展策略，亦能惠及區內的居民，更有助推動業界的發展，是多贏的方案。

主席，我綜合就林健鋒議員就有關"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原議案，以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訂議案發言。首先，我想說說最近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8年全球經濟報告》。香港的全球競爭力失守第一位，下跌至第二位。有學者分析香港的競爭力不是太差，只是美國表現強勁。無論如何，居安思危是很重要的。"財爺"表示香港輸在科技和科研基建，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我也留意到，當中影響經濟表現的評分，物價指標在63個經濟體系中，香港排名尾三。希望大家不要忽視，樓價高企、租金昂貴也是拖累香港競爭力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言歸正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大灣區的規劃很快便會出台。香港作為大灣區的一員，如何和澳門、廣東省9個城市有更好的分工合作。由競爭促成合作，配合香港固有的優勢，打造經濟的新引擎，從而帶動香港的經濟質量再次起飛，實在考驗各方的智慧。

我們有必要主動結合內地鄰近城市的優勢，把整個大灣區的"餅"造大造強。大灣區人口達6,700萬，對於這個龐大市場，香港除了像以往擔起金融、融資和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角色，為內地提供專業服務外，其實還有很多商機和合作的可能性有待開拓。

為何說大灣區是"9+2"呢？

因此，我們希望當局能反映意見，可讓前往內地創業的港人有多一個選擇和機遇。第三點，我今次亦有隨同立法會考察團前往大灣區考察，其中很高興聽到一則好消息。過去我們也曾向廣東省政府反映意見，希望能便利港人到內地工作，其中一點終於獲廣東省政府切實回應。

我亦看到，其實內地政府也希望盡量推出更多措施，以配合港人在大灣區生活、就業及創業。

我們留意到，整個東莞生產基地是一條強而有力的供應鏈，所有事情也可以一站式處理。

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剛才提到的一站式服務，由融資、產品設計以至生產的情況，連同在過程中出現問題也一併解決。這方面令我想到，如果香港要發展創科或科研，如果我們要成為生產基地，便要留意，我們與東莞的生產基地相比，顯然落後一大段路。

而這些研發項目若能進一步與內地條件結合，即我們研發了一個產品，可以再進一步在內地大灣區進行生產，我相信我們要在這種情況下才能有"走出去"的發展空間。

代理主席，相信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快將出台，我正期待相關的具體內容，能為參與大灣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清晰的方向。

本港多名科學家曾向習近平主席反映，有關國家的科研項目經費過境在香港使用，以及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習主席對此表示關注和重視，並作出指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讓我們對未來大灣區的發展路向提出更多的構思和提升效益。香港的科研機構和大學可申請中央財政撥款，令香港的科研優勢能與大灣區城市進行有機結合，為成果轉化為生產提供有效條件，為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提供強大的支撐力量。因此，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建議，大灣區可聯合向中央申請在區內成立國家級科研創新中心，提供最佳科研及創科的資源平台，盡快推出具世界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以推動國家及大灣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就區內各地方的科技優勢，互相協調官、產、學、研等方面的合作。透過開展大數據、加強科技基建及訂立資歷認證制度等政策，把整個大灣區發展成為智慧城市群。除創科外，我亦關注與大灣區內不同城市協調創造有利營商環境的重要性。國務院在上周公布《進一步深化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期望在2020年打造出大灣區合作的示範區域，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報告更重點就專業服務、創科金融及青年發展三大範疇，提出具體措施和方針，例如推動粵港澳職業資格互認試點的工作、推動地方創新及科技經費跨粵港澳三地使用等。這些政策正好讓我們知道，要把握發展的機遇就在此時。就此，民建聯建議加強相關貿易機構，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職能，優化及統合目前的資訊平台，建立一站式超級營商資訊平台，為大灣區內的商戶提供統一而全面的共享企業資料庫，提供政策規範、融資渠道、企業管理、市場環境等資訊及顧問服務。

再者，簡化各項行政安排，以便在創立、審計、繳稅和營運等種種環節降低人力及行政成本。大灣區各個城市有不同特點，我們能在不同的領域上有合作空間。我們應盡量爭取在合理條件下，各自發揮優勢；在互惠互利、共贏合作下，為國家發展作出新貢獻，為香港的發展締造新里程。所以，我們要有更大決心、積極參與，期望大家能為此事提出各項具體方案，逐步落實，成其美事，打造國際一流的灣區及世界城市的典範，更為持續香港經濟優勢......

代理主席，早前我有份參與立法會粵港澳大灣區的考察團。

耳聞不如目睹，目睹不如親身經歷，這次旅程的確令我增加了對區域經濟競爭的理解。香港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中，當然不能夠獨善其身，為了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區域性合作的而且確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大灣區的發展是由中央政府推動的區域性合作，對香港來說的確是機遇，但同時當中亦不無挑戰。我們需要深思熟慮地看一看，究竟當中有甚麼是我們需要做的。自從中央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灣區這個概念以來，在議事堂內外，我們聽到的多數都是讚美和擁抱的聲音。在中央政府的規劃中，全國將會有多個地區經濟融合計劃。而大灣區計劃，似乎成為眾多發展區中的一個重點。中央以至地方政府全速推動這項計劃。但是，作為負責任的議員，我認為我們有必要說出，對大灣區的一些關注甚至是疑慮。最近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先生，在四川傳達了中央治港的最新4點重要指示，被喻為"韓四點"。其中，張曉明指出，"一國兩制"既要強調"一國"，更加要尊重"兩制"，還要考慮到三地分屬3個關稅區、使用3種貨幣等差異；他又指示官員，對於香港要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代理主席，從這個角度出發，在考慮大灣區的發展同時，便不能只是一面倒的只是讚美，或者擁抱大灣區。反之，有數個問題值得我們再深入思考，而且在審議與大灣區相關計劃的時候，更應該深思熟慮。首先，是如何能夠既同時發揮、又能捍衞"一國兩制"優勢的問題。去年7月所簽訂的大灣區協議有13項條款，其中核心內容就是4個字："區域融合"。但是，香港人在過去10多年間，幾乎是聞"融合"而色變。高鐵"一地兩檢"，強行在香港設立國內的司法管轄區，港珠澳大橋超支、超支，又超支，又揚言司法制度需要搞三權合作等。"融合"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會引起負面的聯想，甚至有人說，這是以大吃小，將"兩制"融入"一國"的過程。當然，代理主席，這個說法帶有陰謀論，但不能否認的是，區域經濟融合可能會為香港人帶來很多經濟上的好處。但是，在制度、社會層面、文化上，香港可能要付出非常龐大的代價，香港人對於"融合"顯得不積極，是可以理解的。正正因為這一點，特區政府更加有責任，透過行動證明給香港人看，即使在未來日子有更多經濟合作甚至融合，但香港是不會妥協我們"一國兩制"的優勢和特色的。主席，也許我在政治上，的而且確是多慮的。但是，撇除政治上的憂慮，經濟融合能否真正讓香港受惠，這一刻仍是未知之數。就以人才競爭為例，當大灣區真的落成後，特區政府究竟要採取甚麼政策留住我們的人才，抑或只是單方面向大灣區輸出人才呢？這是非常弔詭的。我早前在大灣區考察的過程裏，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內地企業、政府，用心用力地吸納香港人才。香港的經濟環境由大企業主導，創業者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相反，內地百業待興，資金充裕的企業環境，吸納了不少本地人才北上。本來屬於香港科技大學，研究無人飛機的初創公司，最後便選擇到深圳發光發熱。內地園區的發展項目皆為港澳創業人提供優惠，例如租務、薪酬等。單單看番禺以7位數字的薪酬，聘請香港的教育人才，即可見一斑。又例如深圳前海，前海實施先徵後還企業利得稅的政策，又設立深港青年夢工場，讓百多間香港創業團隊進駐，激烈之競爭已是迫在眉睫。反觀，香港有甚麼政策，用甚麼策略來留住我們的人才呢？客觀條件似乎越見萎縮，亦看不到有任何更積極的政策去吸引香港人才留下。若就此貿然投身大灣區，究竟最後我們是賺是賠呢？主席，我們知道在區域競爭中，香港並非全無優勢，香港的優勢在於"一國兩制"賦予我們的政治地位，在於我們擁有司法獨立在內的完善法治體系、成熟的金融系統、國際認可水平的大學和優秀的人才，在這些條件下，香港從來不怕自由競爭。但是，縱觀世界各地的經驗，成功的區域性合作，從來都是由下而上，是城市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結果。例如美國西岸的灣區，就是其一個例子。但是，如果大灣區的發展由中央規劃，由中央分配每個城市的角色，過程中卻把一些城市的優勢犧牲的話，這絕對不是我們樂見的。我們同時希望特區政府，當掌握到最新的情況時，盡快公布大灣區計劃的落實細節；並且在未來日子裏，在得知任何關於大灣區的合作計劃後，都立即公布，讓本會和香港人有效討論及監察這個融合過程，對香港的利和弊。

有關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議案和政策，如果由結論說起的話，我認為這是請君入甕的陷阱，香港人要加以警惕。

要達致這個結論，我要先簡單說說背景。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推行。在1978年之前，中國經過了兩場大變革，包括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當時中共或國家無論在文化或意識形態上，已無法再有更激進的方法，因為已經過10年文革，唯一的選擇便是高速的經濟發展。於是，鄧小平決定推行改革開放，利用經濟來挽救或取得中共僅餘的執政認受性。

所以，第一次改革開放的政策是明買明賣的。換句話說，香港提供了中國大陸需要的資金和人才，而在1980年代，在座一些朋友或我們父母那一代，在1989年後以為中國真的在變化，抱着經濟發展可能會令社會變得更開放文明的迷思，便北上發掘了第一桶、第二桶金。

今天討論的大灣區政策，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政策。當中複雜的地方不是明買明賣，因為除了錢之外，還有權力。

我們會否變成市政單位呢？在大灣區內由香港特區變成市政單位，還是大灣區可能變成香港延伸的一部分？

第二次改革開放政策由我們這一代人來面對、審議和討論，但我在此只會簡單提出我的分析。大灣區無論在法制、經濟環境、招商引資、人才流通甚至是人員流通，以至基建等方面，都已經為各位準備妥當，供我們討論。全部好像很方便，叫大家去發展經濟機遇。

但是，事實上，正如我剛才談及第二次門戶開放政策時也提出一個問題，現在不是單純的明買明賣關係，而是誰人擁有話事權的問題。

因此，整個大灣區的建設，實際上是複製香港的做法。

以往香港是指深圳河以南的地方，但現在原來大灣區也是香港，大陸某個部分也是香港，西九龍的內地口岸區也是香港，對於外國人而言，四處也可以是香港，那麼便等於不再有香港了。

所以，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我希望大家看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將香港雙手奉送和墮入請君入甕的陷阱，我只會作出一個結論，就是既然說得大灣區如此優越，那麼推動大灣區的權貴應率先搬上去，何必引誘年輕人再次行差踏錯呢？他們在過去二三十年走錯了，他們餘下沒有多少個20年，我相信在2047年前可能已經沒有香港了。所以，最後，我只希望大家不要被共建、共享、共榮等字眼迷惑。

主席，多謝林健鋒議員提出議案，讓我們可以討論粵港澳大灣區的議題。粵港澳作為世界第四大灣區，總體經濟增長一直維持在7%以上。美國的紐約灣區及三藩市灣區分別被譽為"金融灣區"及"科技灣區"；而東京都市圈則被稱為"產業灣區"。但是，大灣區的優勢在於均衡發展，既有以創科為主的深圳，亦有先進製造業為主的廣州，更有我們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不過，鄭議員竟然描述為"請君入甕"、"複製香港"、"吞併香港"，實在太離譜。

鄭議員指香港沒有地利，又說道香港的發展不是因為地利而是自由。如果地利可以讓一個地方發展起來，那麼冰島一定發展得最好。此外，我希望鄭議員重新閱讀香港的發展歷史。

他們均指出希望與香港合作。他們的重點是加強溝通、互相合作、包容及發揮互相促進的作用，想法十分正面，沒有人表示打算吞併香港。香港是可以有更多作為的，大家不應以狹隘、井底之蛙、自吹自擂的態度看待此事。

如果他以"轉危為機"的視野，又怎麼會看到大灣區會帶來合作機會呢？

多位泛民議員這次皆意識到大灣區的發展，我相信親身接觸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今天我十分感謝14位議員就着"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議案提出修正案，以及剛才有19位議員發言，證明大部分同事均務實進取，正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正如議案主題所說，共建大灣區需要的是共同合作，集思廣益，需要引起更多市民、專業界及工商界的關注。然而，社會上部分人帶有偏見，不但不會主動關注，而且不接觸了解之餘，更為反對而反對，我們是永遠無法喚醒裝睡的人。我也期望隨着時間推移、隨着深入交流和了解，這些人可以逐漸摒棄對大灣區的偏見。主席，我想指出的是，大灣區的九市兩區，城市定位各有不同，經濟發展程度有差異，文化背景各有特色，總不能以一個城市包涵所有產業和所有城市的功能。當然，特區政府應該更積極表達意見，憑藉現有優勢爭取最有利的發展政策，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同時，我們強調的是錯位互補，協同發展，而不是明知自己沒有優勢也進行競爭，這樣容易造成資源浪費、重複發展。我們也不想令發展議題過於政治化......

日後，特區政府會繼續與聯合會成員保持緊密聯繫和合作，將大灣區的整體品牌推向世界，以吸引各地旅客到訪。最後，主席，我希望談到許多議員都關注有關青年人在大灣區的發展問題。

主席，我動議修正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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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議員已獲通知，由於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莫乃光議員、陳沛然議員及胡志偉議員已撤回他們的修正案。

容海恩議員，由於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姚思榮議員，由於盧偉國議員及容海恩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及容海恩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及姚思榮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張華峰議員、容海恩議員......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及廖長江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何啟明議員，由於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及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及廖長江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廖長江議員及何啟明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姚思榮議員、廖長江議員、何啟明議員及蔣麗芸議員修正的林健鋒議員議案。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